主席，據報，去年有43名警務人員被捕，當中包括高級警務人員，而該數字較前一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三。該等人員涉嫌干犯的罪行包括普通襲擊、酒後駕駛、盜竊、詐騙、非禮、貪污、妨礙司法公正等。就警隊的誠信管理，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鑒於高級警務人員擁有指揮下屬的權力，當局有何新措施確保該等人員執行職務時廉潔守正；二有否檢討現時已沿用多年的投訴警察制度，以了解該制度是否獲得市民普遍的信任；有何措施加強該制度的認受性，以及加強監察警務人員的操守；及三有何措施加強警隊的誠信管理及改善其公眾形象？

主席，局長剛才所說的"警隊誠信管理委員會"，自2009年成立至今已經8年，不久便會踏入第十年。但是，為甚麼近年警員犯案的數字有上升的趨勢，而且不跌反升？

主席，我留意到警方一直非常重視前線人員的操守問題，已推出很多措施加強培訓，但由於現時社會複雜多變，引誘太多，加上很多時候，警隊的權威受到刻意挑戰，以致有警員一時衝動，觸犯刑法。除了加強現有的"實踐價值觀"工作坊、警隊的內部溝通，以及提升警員的誠信和道德的培訓外，警方會如何加強警隊的紀律和提升公眾形象，以免一粒"老鼠屎"破壞整鍋粥？

主席，警隊的專業誠信和能力毋庸置疑，我亦要表示高度讚揚。我察悉有43名警務人員被捕，我粗略計算過，其實即是千分之一點多。請問局方有沒有這些被捕人士的成功檢控數字？因為被捕不等於入罪，所以我想理解一下，局方有沒有這方面的數字，可以向我們提供？此外，於2009年成立的"警隊誠信管理委員會"......

主席，香港警隊是一支有3萬多人的紀律部隊，雖然局長說樹大有枯枝，但我們絕不能姑息這少部分違規犯法的警務人員，他們必須受到紀律處分和法律制裁。另一方面，提出這項質詢的鄭松泰議員抹黑和誣衊懲教署人員，卻厚顏地不肯道歉，我對此感到非常憤怒。面對這些有組織地抹黑、侮辱和挑釁警務人員，以及挑撥警民關係的情況，政府有何方法應對，並且提升警察的形象？局長有否考慮訂立侮辱公職人員罪呢？

主席，香港警隊有3萬多人，只有極少數警員犯案，而這些案件均由警方揭發、調查、作出拘捕及檢控，足證警方能大公無私地依法處理，只有鄭松泰議員不斷針對及抹黑警隊，才會用"震驚香港社會"來形容，其實大部分香港市民都覺得香港能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就是全靠香港警隊，所以他們支持香港警方。我反而覺得，在旺角暴亂中用磚頭擲向警員等行為，才真的震驚香港社會。主席，其實警隊的流失率及招募工作才能真正反映警隊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如果警隊真的這麼差，自然沒有人會願意加入，亦會有很多人離職。招募工作是否很困難呢？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預料會在明年第三季通車。特區政府一直計劃在高鐵通車時，在西九龍總站以"一地兩檢"安排為高鐵乘客進行邊境檢查。律政司司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本月14日前往北京，與內地官員商討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事宜。司長在會後表示，本屆政府在任期完結前的相當時間，會向社會交代一地兩檢安排的"大方向"。另一方面，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在上月10日出席本會一個小組委員會會議時表示，本屆政府在任期完結前會提出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方案"。

主席，特區政府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正全速推進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工程，整體完成進度至今年2月底已達88.7%。我們亦在推展各項通車前的準備工作，包括按計劃於今年第二季開始進行調試及試運行，以高鐵香港段於明年第三季通車為目標。全長26公里的高鐵香港段，會把香港連接至國家不斷擴大的高鐵網絡，大大減少由香港以鐵路往來內地各主要城市的時間。例如，將來往來穗港兩地的行車時間由現時城際直通車逾100分鐘縮短至約48分鐘。高鐵除了可更方便民間來往和經濟聯繫、促進商貿和專業等不同界別的交流外，還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通樞紐的地位，強化本港的整體競爭力。特區政府一直公開表示，我們與內地的共同目標是在高鐵香港段通車時，於西九龍總站落實"一地兩檢"，以發揮高鐵最大的運輸、社會和經濟效益。

這樣的安排可為高鐵乘客節省時間，帶來最大的便利，是體現高鐵高速、便捷特點的關鍵性配套。

要在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必然要在站內指定的"內地口岸區"範圍，進行所須的內地通關程序。為此，我們已在西九龍總站內預留空間設置相關的口岸設施。此外，在商討落實"一地兩檢"的法律安排的同時，我們亦正全力進行口岸設施的建造工作，以配合2018年第三季通車的目標。特區政府和港鐵公司按季度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匯報高鐵香港段工程進度，亦同時交代西九龍總站"內地口岸區"的工程進度。我們的目標是於現屆政府任期完結前，向公眾交代落實"一地兩檢"的建議或方案。不管是律政司司長與我於今年3月14日在北京會見中央相關官員後，與傳媒見面時他所提及"一地兩檢"安排的"大方向"，或我的副局長於稍前2月10日在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及的"方案"，均是指於高鐵西九龍總站落實"一地兩檢"的整體安排。有關安排涉及複雜的憲制、法律及運作問題，由於必須符合"一國兩制"的政策方針和《基本法》，以及在實際運作上可行，因而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委就此需進行長時間、反覆的仔細研究與商討。在我們與內地就相關安排有雙方認為可行的一些建議時，我們便會盡快向社會公布，說明當中的原則及其法律基礎，並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以為往後的本地立法工作打好基礎。現階段，特區政府不適宜透露更多關於"一地兩檢"安排的細節，也不宜評論任何人士或團體就如何落實"一地兩檢"所提出的意見或建議，以至對有關安排的揣測。當然，我們在一直留意社會上的不同意見和關注。政府十分明白，立法會及社會上期望及早知悉高鐵"一地兩檢"的最終實施方案。就此，政府相關部門包括律政司、運輸及房屋局、保安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在加緊與內地相關部委在不同層面的商討，務求盡早就妥善的法律安排等事宜取得共識，並同步就高鐵香港段的開通和營運做好籌備工作，以配合2018年第三季通車的目標。
主席，我相信你和局長也應該看過一齣名為"時光倒流70年"的電影。

這已討論了9年，至今仍然說不出究竟"一地兩檢"有何細節。局長今天告訴我"大方向"與"方案"是一樣的——主席，我們真的要重新學習中文——2015年，在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上提交的文件尚算詳細，儘管我不太同意內容，但不知道局長是否忘記，最少在第14、15、16、17、18及19段均有提及關於與《基本法》相關的問題，或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相關問題。

我會，主席，我一定會問。我很想問局長為何要拖延這麼久，至今仍然沒有任何細節？局長卻告訴我們希望於2018年通車，又說需要進行本地立法，但直至今天還未有方案。其實，他是否在強迫立法會議員跟着他的時間表做事？主席，我已十分具體地提問了，他是否要修改《基本法》或透過附件三引入外地法律等，為何一些具體資料也沒有？
主席，我知道陳議員很心急，我同樣也很心急，因為2018年第三季高鐵香港段工程便會完成和開始有通車條件。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在通車時可以在西九龍總站落實"一地兩檢"。但是，正如特區政府過去也經常向大家解釋，落實"一地兩檢"的確涉及複雜的憲制、法律及運作上的問題，這絕對不是簡單說說便可解決的。所以，我們覺得在我們與內地相關部委就妥善的法律安排取得共識和訂定清楚的安排時，才向社會和立法會作全面交代是比較好的做法，而不是就坊間不同時間、不同人士提出的某些意見作具體討論。

此外，屆時如果議員詢問政府相關詳情，政府會向大家交代過去多年來，自從高鐵項目立項後，我們與內地商討時究竟談過甚麼問題。
主席，難怪陳淑莊議員如此動氣，我也十分生氣，因為已談了9年，但稍為多一點的資料也不能提供。

所以，議員提出關注的各種情況，屆時應該會在我們提出的具體安排中得到答案。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亦提出很多不同落實"一地兩檢"的方法。過去特區政府和內地相關部委在商討過程中，就社會上提出的關注或認為一些可行的做法也有深入研究。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高鐵和高鐵的車站已完成興建。

局長有否對香港人的意見及立法會參與討論的機會予以尊重呢？
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也說過，特區政府一直留意到社會上，包括立法會內提出的種種意見和關注，而對於一些意見和建議，在我們與內地相關部委商討過程中也曾充分研究。但是，當我們仍未能與內地相關部委取得共識之前，在社會上提出任何意見進行討論，我相信也意思不大，因為社會上也會問究竟內地相關部委是否同意。所以，我們認為較妥善的做法是我們與內地相關部委達成一些共識後才作出交代。其實，我在主體答覆中也說過，我們會有時間聽取社會意見。

主席，"兩地兩檢"不是一種選項，我認為也不要浪費時間去想了。"一地兩檢"現時所面對的問題，主要不是法律的問題，我認為是政治感覺的問題。我想問局長的是，我上月曾與一些專家進行討論，他們認為透過附件三實施全國性法律的做法不會予以考慮，亦不會修改《基本法》，他們指出，主要的研究方向一定是深圳灣模式。無論是英美、美加或英法，其實最後都是回歸"一國兩制"下的深圳灣模式。

但是，我知道這似乎並不容易，他們可能是堅持完全與深圳灣模式一樣，也就是擁有全面管轄權。

究竟是採用全面管轄權，還是局部管轄權？

主席，我想問一問局長你覺得公道嗎？你花了9年時間也說不出方案，現在卻迫香港社會以1年時間討論，並且通過本地立法，你認為這樣做公道嗎？假設你們的建議會帶來一些法律後果，你們又會否將所有責任推到另一方身上呢？

政府必須開誠布公，因為不論是局部管轄權還是全面管轄權，兩者也不會違反《基本法》。

主席，特區政府包括我本人從來都沒有閃縮，我們是正面地處理問題，因為我們知道高鐵是全球趨勢，為乘客提供更便捷、更方便、更環保的聯繫方式。我們也知道，要令高鐵香港段發揮最大的運輸、社會和經濟效益，"一地兩檢"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性配套，同時也有國際上的先例或深圳灣口岸這先例可循。但是，在落實具體安排方面的確有法律事宜需要處理，並且一定要做得妥善。所以，我們一定會開誠布公，向社會說明將來我們得出的整體安排、法律基礎及操作方面的細節，希望市民明白高鐵的重要性，以及我們致力為將來的"一地兩檢"提出妥善的安排。

部分國際銀行除了遵守香港的相關規定之外，也須為遵守其總部，以及海外有關當局的規定或標準而採納不同的開戶要求。就此，香港金融管理局與銀行業界緊密商討並推出了多項措施處理有關事宜。金管局接觸了包括商會等有關各方，收集有關個案的具體詳情，並與相關銀行跟進。收集到的意見已經反映在金管局於去年9月向銀行發出的通告。該通告闡明在對現有客戶及新客戶進行盡職審查措施時應如何應用"風險為本"的方法，強調"風險為本"絕非"零風險"，即是說銀行無需實施過嚴的客戶盡職審查程序，試圖事前杜絕所有風險。

此網頁涵蓋的資訊包括開戶和維持銀行戶口的程序、所需的文件和資料，以及銀行的聯絡資料。網頁設有專欄介紹銀行的最新措施，並列舉一些銀行不應做的事情，和提供實用貼士供公眾參考。我就個別質詢的回覆如下：一因應金管局發出的指引，銀行已經推出有助改善開戶流程的措施，例如縮短手續所需時間、提供有關開戶申請的最新進度，就申請被拒的個案設立覆核機制，以及加強對前線員工的培訓等。金管局收到的意見顯示客戶近期在開戶過程中的經驗已經有所改善。現時每月平均新開的企業戶口大約有1萬個，當中七成為中小企業及初創企業，海外中小企業及初創企業亦佔兩成。現時成功開戶個案當中大約九成是在1個月內完成審批，三分之二更是在15天內完成。二金管局於今年首兩個月共收到5宗有關銀行拒絕企業開戶申請的投訴，去年及2015年則分別收到31宗及59宗有關投訴。至於個別銀行設立了的開戶個案覆核機制，據了解大致運作暢順，而經覆核後最終獲接納申請的比例亦不少。金管局有就部分未能成功開戶的個案作出審查，檢視有關客戶盡職審查是否符合"風險為本"的方法。

但是，由於司法管轄區各有不同的市場條件，例如銀行業的結構及風險因素，因此不宜進行直接比較。

金管局繼去年9月以"常見問題"形式發出文件，向銀行澄清一些有關客戶盡職審查時常被錯誤詮釋的規定後，計劃在今年下半年進行喬裝客戶檢查，以評估銀行有關改善客戶經驗方面的措施的成效，以及進行專題現場審查，監察銀行落實"風險為本"的情況。我必須強調的是，有關問題不是一時三刻能夠輕易解決，但我們會繼續與銀行界、商界和有關各方保持聯繫，處理這個全球各地也正在面對的複雜問題。我們的目標是既要在香港維持穩定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又不會影響正當企業及普羅市民獲得基本銀行服務。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的癥結，在於第二部分那一句，"客戶盡職審查是否符合'風險為本'的方法"。我亦從答覆第三部分得悉金管局計劃在今年下半年進行喬裝客戶檢查，即"放蛇"。我的補充質詢是，究竟銀行的前線員工和風險管理層對"風險為本"這4個字的解讀與金管局的解讀是否有落差？金管局以何方法來調控或監察銀行是否以"風險為本"來進行盡職審查呢？金管局有否確定銀行員工是否得到適當的培訓？主席，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金管局一直有就"風險為本"的原則，與銀行界作多方面的溝通。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到多項改善措施，包括在去年9月發出的"常見問題指引"，以及銀行設立的覆檢機制。

現時成功開戶個案當中大約九成是在1個月內完成審批，三分之二更是在15天內完成。
不過，我想問局長，當局有否打算設定一個可量度的指標，用以檢視香港開戶困難的問題基本上已得到解決，以及當局會如何對外分享這些有關開戶的信息，以改善外界對香港開戶困難的印象呢？
目前來說，我認為設定一個硬性數字指標，對事情未必有很大幫助。

不過，根據國際標準和做法，由於外地和本地政治人物的風險程度不同，所以本地的監管要求對兩者也有區分。

因此，銀行應先進行風險評估，確定有關人士是否涉及較高的洗錢風險，並基於評估後的風險水平決定是否執行額外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和執行的程度。
主席，我想問局長，在打擊洗黑錢的工作方面，我們是否只靠開戶時把關；我們是否應將重點放在有關戶口日常的資金流動和支票運作上？我認為這樣對打擊洗黑錢更為有效。雖然金管局表示，開戶困難的問題已經有改善，可是，商界始終認為香港是全球最難開設戶口的地方，因為開一個戶口動輒要耗時一兩個月，對商界來說，這是效率低，而且阻礙了正常的商業運作和經濟發展，削弱了本港的競爭力。我想問局長，當局可否指示銀行制訂一項服務承諾，訂明在沒有特別情況下，銀行可在一定時間內完成開戶手續，例如是一周至兩周，以方便商界運作呢？
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現時在成功開戶的個案中，大約九成可在一個月內完成審批，三分之二可在15天內完成，其實這個程序有賴客戶能否向銀行提供足夠資料。基本上，如果是簡單的個案，並且備有足夠文件，開戶程序可在數天內完成，我們認為這方面是辦得到的。

主席，現時全港的自來水供應系統已覆蓋約99.9%的人口，未有自來水供應的地方主要是一些偏遠及人口稀少的鄉村。這些鄉村雖然沒有自來水供應，但都設有溪水或井水的供應系統以提供生活用水。這些供水系統已沿用多年，大部分由民政事務總署負責維修保養。此外，食物環境衞生署亦會定期監察這些村落的溪水或井水及化驗其水質，確定是否適宜飲用。倘若有關水源在某些情況下枯竭或不足，政府會提供協助，包括運送食水，解決村民用水需要。其實早於1980年，水務署在其他政府部門及鄉議局的協助下，為全港約700多條鄉村進行研究改善供水工程。經過30多年的努力，直到2016年年底，水務署已為724條鄉村提供自來水供應。事實上，就偏遠鄉村供水的成本效益，政府亦於2003年向當時的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建議未具成本效益的偏遠鄉村自來水供應計劃待時機較為理想，例如毗鄰地區的發展令供應食水計劃更符合成本效益，或出現其他值得研究的因素時，才再作重新考慮。基於上述原則，我們一直有留意這些偏遠鄉村供水的情況及毗鄰地區的發展，過去10多年亦已先後為23條偏遠鄉村完成自來水供應系統。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情況及定期作出檢討。倘若政府日後決定為餘下的偏遠鄉村提供自來水供應，我們會按現行程序申請撥款，進行自來水供應系統工程。就周浩鼎議員的質詢，發展局在徵詢民政署及食環署後，現答覆如下：一現時，18個區議會當中，只剩下6個區議會內共19條鄉村沒有自來水供應，這些鄉村及每條鄉村的估計人口列於附表一。當中伸延現有供水網絡至大埔元墩下的供水工程已經動工，預計於2017年年底完成。屆時，仍未獲自來水供應的鄉村會減少至18條。該18條鄉村人口稀少，並且遠離市區及現有的自來水供水網絡。如要為這些偏遠鄉村建造自來水供應系統提供自來水供應，人均建設成本十分高昂。相關供水系統也可能出現總用水量偏低的情況，導致食水在水管內長期停留不動而令水質容易變質。

二過去3年，政府為偏遠鄉村臨時運送食水共14次，所涉及的金額約24萬元。按鄉村分布及其分項數字列於附表二。三至於位處大嶼山南面海邊的大浪村，現時的生活用水來自一個溪水的供應系統，此系統由離島民政事務處負責保養。由於大浪村與附近的政府供水系統有高山阻隔，若要伸延自來水供應系統至大浪村，我們需要建造泵房、高地配水缸、長距離的水管及相關測漏和監控設施等。鑒於大浪村常住人口稀少，若要伸延自來水供應系統至大浪村，涉及的人均建設成本十分高昂。同時，我們亦要考慮低總用水量會導致食水在配水缸和水管內長期停留不動而令水質容易變壞。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大浪村相關情況及定期作出有關檢討。澄碧邨並不是偏遠鄉村。澄碧邨居民日常生活用水須由澄碧邨管理公司提供。主席，這是我的簡單陳辭。
主席，年復一年，由區議會層面到立法會層面，這麼多年來，我只是聽到政府的同一個答覆，便是不處理，令人相當失望。根據當局提供的附件一，大浪村和稔樹灣村的人口分別是30人和150人，我相信數字有可能被低估。

多謝周議員提出的跟進質詢。正如我所說，我們一直密切留意這些偏遠鄉村的食水供應情況。但大家要明白，以稔樹灣村為例，稔樹灣村的位置相當遠離現有的供水系統，如要在該位置建造自來水供應系統，我們需要架設一個200多米高的水缸，鋪設的水管也長達6公里，並且需要配以監控措施，所以，現時人均成本相當高昂。

所以，我們會密切監察情況，但現時並無實質計劃將供水系統伸延至稔樹灣村和大浪村。

主席，局長的答覆令人相當遺憾，香港工會聯合會多年來一直關注這些"無水村"的問題。當年前立法會議員葉偉明甚至帶同工會工友前往這些鄉村幫忙鋪設水管，這些工作政府不做，卻要工會工友來做。

主席，首先，我們關注每一名香港人飲用食水的安全和潔淨程度，我絕對要在此表示我們對此是極度關注的。其實，一些遠離政府自來水供應系統的鄉村一直也設有供水系統，例如井水和溪水供應系統。這些鄉村供水系統很多也由民政署的同事負責保養和維修。

主席，這個問題我們在立法會已經跟進多年，每次得到的答覆也差不多。為香港市民提供清潔的食水和自來水供應，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每一名市民應該也享有這個權利，所以對政府以經濟效益來衡量應否提供自來水供應，我很反感，也很不認同。主席，局長剛才常說那些鄉村很偏遠，但其實有些鄉村真的並不偏遠，例如梅子林村其實是在馬鞍山，離市區很近，也是很多市民平時郊遊遠足會經過的鄉村。去年7月，我帶同上任發展局局長親自到該村，看到居民飲用局長剛才說的儲水池內的水，那些水其實帶暗黃色，而且浸泡了樹葉。當時，水務署同事回答我說正為該村的供水工程進行研究，包括展開地形測量及土地勘測，以便作進一步的可行性及財務評估。我想問，事隔差不多1年，究竟評估的結果為何？何時才會為梅子林村居民提供食水供應？

當我們的研究有成果時，便會向有關持份者，包括相關部門和團體進行諮詢。

主席，有很多工作其實是要按部就班進行的，我們的同事繼續積極跟進中。

主席，局長剛才說民政署的同事會為村民搬水。但我和我的同事鄧家彪議員到過蒲台島和東坪洲觀察這些鄉村的供水問題。我們看到，當水運到這些鄉村的碼頭後，村民仍要自行搬運，而載水的水桶經過日曬雨淋已長滿青苔。

究竟局方有否計劃為這18條村的村民盡快解決食水問題？
主席，我有少許補充。以蒲台島為例，雖然現時沒有自來水供應系統，但該島設有兩組天然水的供應系統，總儲水量達到127,000公升。此外，食環署的同事一直有定期監察島上儲水系統內天然水的水質。根據食環署的紀錄，過去抽取的水樣本經過細菌、化學及適合作飲用的測試，結果均屬滿意。
主席，局方的答覆真的很令人失望，每次都說經濟效益，但飲用清潔的食水的確是每個人應該享有的權利。

我聽到局長說可能一些舊方法做不到，但已經很多年了，有否研究過一些新方法，可以處理這18條村沒有食水供應的問題？
主席，水務署的同事一直不停跟進現時科技上的發展，特別是不同類型的供水安排，例如減省水缸，令食水供應可以更為直接，從而減少食水停留在水管的時間。我們也會密切留意其他科技上的發展，當有新科技可以讓我們在更具經濟效益的基礎上提供食水供應，我們會積極研究。我們的同事也會密切監察現時科技的發展。
主席，我想從另一個角度提出補充質詢，談一談經濟效益。香港現時最缺乏的是土地，其實很多村民都跟我說，如果他們的鄉村有食水供應，他們很樂意搬回鄉村居住，這是雞和雞蛋的問題。

如果更多人願意搬回這些鄉村，是否亦可以解決我們土地不足的問題，以達致局長剛才所說的經濟效益呢？

沒錯，工聯會對於這些"無水村"的問題非常關注。

正如葛珮帆議員剛才說，如果鄉村有足夠的設備，以及有水電供應，村民便可能會搬回去居住。

主席，回看歷史，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亦提到，其實由1980年至2016年年底，我們已為724條偏遠鄉村提供自來水供應系統。單在過去10多年，我們已為23條偏遠鄉村完成食水供應系統。至於現時某些偏遠鄉村的自來水供應，其實主要由民政署負責，包括維修儲水缸及相關設施。

主席，局長會否進行這項研究呢？

我們是按照民政署提供的資料來估算。
主席，早前有傳媒報道，有藥房出售名稱及包裝與知名品牌藥物十分相似的影射中成藥。部分影射中成藥並未附有任何載述療效聲稱的標籤或說明書，因此不受法例監管，而只被視為保健食品。

主席，香港海關在2014年以前，未有就影射藥物的投訴數字及成功檢控數字作分項記錄。過去3年，海關接獲有關售賣影射藥物的投訴數字及成功檢控數字列於附表。2014年至2016年的投訴個案分別有117宗、86宗和43宗。

主席，前天我與我的副發言人葉文斌一同參與一個"放蛇"行動。我進入數間藥房，很容易便買到一些影射產品。這裏有兩樽整腸丸，一樽是知名品牌，另一樽連成分是甚麼都不知道，但它是食品，因為其標籤上只需要聲明有甚麼蛋白質等，便已經可以充斥市面，而且兩樽的售價差不多。在我前面有一樽天喜丸......

局長，現有法例存在一個很大的漏洞，只要這些藥品加入多一種非傳統中藥，已經不需要註冊。

同時，好像我這樽天喜丸，它內含一種叫作吐綬雞的成分——因為天喜丸一定要有雞——它加入吐綬雞，普通人不知道甚麼是吐綬雞，但原來它不需要註冊，因為吐綬雞就是火雞，不需要註冊，所以這樽天喜丸便不需要註冊。現在整項法例出現這個漏洞，而且市民......

主席，我相信陳議員的補充質詢涉及兩方面。第一方面，主體質詢主要是有關一些影射，甚至可說是偽冒的產品。就此，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清楚說明我們引用哪項條例去監管，所以這部分我不再重複。

這點我認為的確——即使不是漏洞——也是不足之處。但是，我相信不單香港面對同樣的問題。

內地實行中西醫結合制度，所以很多中成藥甚至容許含有西藥成分。

這些影射藥物都受到《中醫藥條例》的規管，需要正式註冊登記、通過品質和成效測試。這些影射藥物的品牌設計，包括包裝、藥樽和商標，均可以註冊。

主席，首先，我不會說保健食品不好，但保健食品和中成藥完全是兩種概念。中成藥有醫療效用，是中國多年來的傳統。現時市面上出現一個問題，不少擁有過百年傳統的中成藥產品被很多"1+7"或自稱保健產品模仿，它們的商標驟眼看幾乎超過九成相同，市民根本無法分辨。

若有不法分子仿冒某古方中藥或某種已註冊的中成藥，製造另一種產品，而該產品並非由其藥廠或註冊商標持有人生產，該產品則屬於影射。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國際上對保健產品並沒有一致的定義及監管。據我理解，的確國際上對保健產品的名稱和定義沒有劃一標準。但是，鑒於保健產品已成為不少市民賴以維持健康的產品之一，因此，有些國家及地區先後制訂了一些定義及標準。

因為這的確是香港市民非常關心的問題。
主席，回應盧議員的補充質詢，他問及我們有否參考，有的，實際上我們亦在思考香港有沒有需要引入一套針對所謂保健產品的監管架構。

所以，一方面我們的確正在考慮有沒有需要引入一套針對性的規管，但暫時看不到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們要小心繼續參考其他國家的規管架構，希望能適時構想到一個比較理想的規管架構。

局長在主體答覆列出的檢控數字相當低，過去數年檢控個案有246宗，但成功檢控的只有26宗，即大約一成，而且罰則非常低。我想問，除了與海關和衞生署一起執法之外，局方會否訂立一套政策，加強檢控和罰則？
主席，陳議員提出了兩項補充質詢，在加強檢控方面，正如他剛才指出，我們檢控的宗數不少，為何成功率會低？我相信是因為舉證上存在困難，而並非有關部門在檢控方面不努力。我們非常努力，檢控的數字亦不少，不過舉證的確有困難。至於罰則方面，我們當然會不時檢討不同法例的各個方面，包括罰則是否能跟上現時的需要。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致力提高稅務透明度和打擊跨境逃稅活動。為實施經合組織在2014年就自動交換資料頒布的新國際標準，我們在去年6月得到立法會的支持，修訂了《稅務條例》以訂立相關的法律框架。隨後，香港分別與9個稅務管轄區簽訂雙邊主管當局協定，準備進行自動交換資料。國際社會一直密切監察各稅務管轄區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進度，並着力倡議建立廣闊的自動交換資料網絡，以締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為配合這工作，經合組織和歐盟已分別開始制訂"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列入名單與否的其中一項準則，是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進度和涵蓋的網絡，當中包括所交換的資料須涵蓋2017年或至少2017年下半年起的財務帳戶資料。儘管香港一直致力擴展自動交換資料的網絡，我們必須因應國際間最新的發展，加快擴展有關網絡的步伐，並盡快採取行動，備存由2017年下半年起的財務帳戶資料，準備與其他稅務管轄區交換，以回應國際社會的訴求。為落實自動交換資料的安排，《稅務條例》現時已載有一份香港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名單上只有兩個稅務管轄區，即日本和英國。《條例草案》建議把這名單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增加至74個，當中包括9個已確認的自動交換資料夥伴及65個準自動交換資料夥伴，由本年7月1日起生效。這65個準夥伴包括以下3類：a在2016年年底向經合組織表示有意與香港訂定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稅務管轄區；b香港稅務協定夥伴當中已承諾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稅務管轄區；及c歐盟所有成員國。《條例草案》如獲通過，所有財務機構由本年7月1日起，便有責任識辨該74個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所持有的帳戶，並就該等帳戶收集資料，由2018年起把所得資料交給稅務局。就擬議名單上的65個準夥伴而言，有關申報稅務管轄區仍須與香港另行訂定及啟動交換稅務資料的安排，香港才會與該申報稅務管轄區交換資料。所有自動交換資料夥伴均須符合關於保障私隱、資料保密及正當使用所交換資料等規定。我亦希望強調，對一般香港市民而言，如果他不是香港以外任何地區的稅務居民，香港的財務機構不會在這計劃下將他們的資料向稅務局申報，而轉交至香港以外的稅務機關。主席，為使香港更有效落實自動交換資料的安排，減低香港被列為"不合作稅務管轄區"的風險，香港必須由本年7月1日起擴大香港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由於時間緊迫，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及盡早通過《條例草案》，當局亦會全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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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七項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7A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就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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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謹以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簡報小組委員會的主要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曾就任命范禮全首席法官及韋彥德勳爵為終審法院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一事進行商議。在商議過程中，小組委員會關注到法官人手不足及司法機構高等法院內法官之間須審理案件數目不均的問題。小組委員會認為，部分專責審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可審理民事案件，從而紓緩其他法官的工作量；司法機構可透過內部晉升填補資深司法人員職位空缺，以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小組委員會建議，司法機構應任命更多人士擔任非常任法官，並任命更多來自英國以外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官來港擔任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在考慮任命時，當局應吸納更多新血；當現任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任期屆滿需要續任時，當局應考慮有關法官的年齡及服務年期，以決定是否延長任期。司法機構表示，當局已經指派兼具不同專長的高等法院法官審理刑事及民事案件，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已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個案管理的措施，以期達致善用司法資源。司法機構內部分區域法院及原訟法庭級別的法官職位空缺，已經由較低級別法院的內部人選填補。就擴大非常任法官的數目而言，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解釋，能否任命更多非常任法官，須視乎是否有具備相關經驗和資歷的適當人選，並須顧及終審法院現行的運作要求。自1997年迄今，當局一直在英國的法官和退休法官，以及澳洲及新西蘭的退休法官中委任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原因是這些地方的法律體系與香港的法律體系最接近。司法機構表示會按需要繼續物色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以作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任命。小組委員會亦就司法機構物色海外法官人選的準則，以及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審議程序等事宜提出質詢。由於終審法院非常任普通法法官須處理本港重要案件，小組委員會建議，司法機構在任命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程序上應設有更嚴謹的入職審查機制。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須考慮司法機構擬備的盡職審查報告，然後將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並向行政長官作出任命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建議，以確保有關人選的專長、能力及操守均符合任命要求，參與香港終審法院處理重要的法律個案。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回應時表示，所有司法任命均是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二條作出，並已考慮相關的專業資格要求，而在這種情況下是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所訂明的專業資格。獲考慮任命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人士，都是具備豐富的司法經驗、在法律界享負盛名。但是，由於他們並非本港居民，而且不是在本港居住，故不會預期有與他們有關的該等紀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在進行商議時須信賴有關人選自行提供的簡歷和相關資料。小組委員會經考慮司法機構的建議和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就委員提問的回應，同意對范禮全首席法官及韋彥德勳爵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任命。小組委員會備案要求下一次海外法官任命的資料，不可只倚賴有關人選自行提供的資料，而應包括司法機構對候任法官的盡職審查報告。代理主席，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關於香港委任海外法官的做法，《基本法》第八十二條的確有清楚規定，香港的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我收到不同市民的意見，表示不明白為何香港還要委任海外法官擔任終審法院大法官，我認為《基本法》第八十二條已經回應了這個問題。我認為在法官的任命上，香港是根據需要而委任海外法官，這種做法符合現時司法機構的運作，並可回應人手不足甚至是某些專長有所缺乏的問題。然而，我想指出一點，這種做法必須隨着香港已經回歸20年......為何近年有較多市民向我們提出質疑，為何香港仍然有外國籍的法官？

代理主席，我非常歡迎今次這項任命，亦非常歡迎兩位分別來自英國和澳洲的海外法官將來為我們的司法系統服務。我亦深信來自海外地區普通法系統的法官憑其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可以鞏固我們的普通法系統及法治，這是無可否認的，亦是《基本法》中訂明這項要求的原意。然而，我想在此提出，就未來的任命過程來說，可否考慮提供多些關於海外法官的個人資料供我們參考，特別是可否讓立法會議員有機會與這些海外法官接觸，以便對他們有多些了解？為何我提出這方面的考量呢？這是因為我參考了美國的做法。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當然是由美國總統作出任命，但法官亦須出席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接受參議員的質詢，最後要獲得參議院通過，總統的任命才正式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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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就批准《2017年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就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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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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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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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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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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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小組委員會舉行了兩次會議。

小組委員會舉行了兩次會議。委員原則上支持收緊車輛廢氣排放標準，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但部分委員關注現時本港市場上歐盟VI期車輛的品牌選擇及供應量並不足夠，這類車輛的價格仍然很高；若過早實施歐盟VI期標準，將會加重業界在購買或更換車輛時的合規成本。此外，車輛維修業界亦未完全掌握維修歐盟VI期車輛的技術。這些委員認為當局應將重型車輛及柴油私家車實施新廢氣排放標準的生效日期押後。當局表示，在制訂實施時間表時，已諮詢運輸業界，並已把柴油貨車及非專營巴士實施歐盟VI期標準的擬議時間表押後1年。雖然當局認為《修訂規例》下的實施時間表合理，但當局亦理解業界的關注和憂慮。經與小組委員會商討後，當局同意將設計重量超過3.5公噸的貨車及設計重量超過9公噸的巴士實施歐盟VI期標準的生效日期，押後9個月至2018年10月1日；並將柴油私家車實施加利福尼亞LEV III標準的生效日期，押後3個月至2017年10月1日。小組委員會察悉，當局不會再接受只符合歐盟汽油車排放標準的柴油私家車作首次登記。小組委員會要求當局解釋有關安排。當局指出，近年一些權威組織發現，通過歐盟標準實驗室測試的柴油私家車，在實際駕駛時的排放遠超規定上限。因此，當局認為不應再接受只符合法定歐盟汽油車排放標準的柴油私家車作首次登記。小組委員會促請當局加強支援車輛維修業界，確保維修技術員有足夠能力維修歐盟VI期車輛，而車輛製造商亦應開放與歐盟VI期車輛的車載自我診斷系統有關的軟件。當局表示，職業訓練局一直定期提供有關車輛維修的培訓課程，環境保護署亦一直與職業訓練局及其他機構合作舉辦研討會，發放最新的車輛維修資訊。按歐盟VI期排放標準的規定，車輛製造商須作出安排，讓公眾可以在付費後取得車輛維修資訊及軟件。鑒於歐盟VI期商用車輛價格，普遍較歐盟V期型號為高，部分委員建議，當局應考慮增加為淘汰歐盟IV期以前柴油商用車輛而設的特惠資助金額，或推出新的計劃，以鼓勵運輸業界盡早更換柴油商用車輛至歐盟VI期型號。當局察悉委員的意見。小組委員會支持當局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不會就該項附屬法例提出任何修訂建議。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修訂規例》的個人意見。大家生活在同一天空下，對於任何可改善空氣質素的措施，運輸業界基本上是支持的，只是在實施時要合乎民情，盡量減少對相關業界的營運帶來負面影響。當局早於2015年11月已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介紹有關收緊車輛排放至歐盟VI期的建議，當時已有立法會議員對歐盟V期及日後歐盟VI期車輛的維修問題表示關注。

至於私家車的標準收緊至美國加利福尼亞LEV III則因通知時間過短，車廠及本地代理商未能有充裕時間作出產品的調整和安排，對車商的業務造成影響。就此，在公聽會當日，我提出議案，要求政府修改收緊車輛排放標準的生效日期，包括的士及私家車進一步延至2018年1月1日，而貨車及巴士則須待市場有足夠品牌選擇及確保汽車製造商開放技術包括測檢軟件後才實施，議案獲得出席議員大多數支持而通過。事實上，本港的運輸業界多使用日本生產的重型車輛，一則因其車種較適合本港使用，二則其價錢亦較歐洲車種相宜，歐洲製造的重型車輛一般較日本生產的同級車種貴約兩成半。不過，由於日本車輛至今的排放標準尚未達致歐盟VI期的標準。因此，市場上的貨車，只有數個歐洲品牌可供選擇。若然在日本製造而又未達標的車輛推出前，過早把廢氣排放標準收緊至歐盟VI期的標準，只會逼使貨車運輸業界在無可選擇下改用較昂貴的歐洲車款，令業界的經營成本大幅增加。除了車輛供應問題外，維修亦是運輸業界關注的另一個問題。雖然歐盟V期車輛已進入本港市場多年，但車主仍面對維修困難的問題。由於汽車製造商並沒有開放新車種的維修技術，車主只能返回原廠或指定的維修商為車輛進行維修。由於零件儲備不足，一般等候時間頗長，影響業界營運。目前，本港的歐盟VI期商用車輛不多，本港的維修技術員更難以掌握有關的維修技術。雖然環保署表示已舉辦研討會，協助維修業技術員掌握歐盟VI期所需的先進技術，但進度並不理想，兼且培訓過度集中新減排系統的設計理念，對日後實質維修工作的作用不大。由於局方所掌握的市場信息與實情有偏差，在舉行第一次小組委員會會議後，我安排了一個三方非正式會議，邀請了環境局、環保署代表、小組委員及運輸業界會面，希望小組委員和政府代表更了解不能倉卒落實收緊車輛排放標準的原因。會議期間，有車商代表表示，2018年應該有符合歐盟VI期排放標準的日本車輛入口，但數量未能確定，而政府會加強與車輛維修業溝通，並增加及改良歐盟VI期車輛的維修課程，出席委員均同意收緊排放的生效日期應進一步延後，並建議局方考慮將柴油私家車實施加利福尼亞LEV III標準的生效日期，由2017年7月1日押後6個月至2018年1月1日；而超過3.5公噸的貨車和超過9公噸的巴士，則由2018年1月1日押後1年至2019年1月1日。不過，最終政府只同意落實柴油私家車押後3個月，而不是6個月；而重型車則押後9個月，而非1年。對於政府未能完全應業界意見修訂有關生效日期，運輸業界表示失望，並只有勉為其難地接受政府的修訂。政府於2014年為淘汰歐盟IV期的老舊柴油車推出百多億元的特惠補償金計劃，有關金額的指標，是參照當時推出計劃的歐盟V期車輛的平均應課稅值計算。由於歐盟VI期車輛相對較新及應用更新的技術，零售價格較現時歐盟V期車輛昂貴大約20%，即使獲得因淘汰歐盟IV期前的老舊柴油車輛所得的特惠補償金，由於車價的差異，所得的補償金基本上完全貢獻給車廠，等於沒有補償。

業界對淘汰老舊柴油商用車輛計劃基本上是支持的，何況新型號車輛的排放肯定較舊車好，但財政問題是運輸業界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環保是有代價的，但環保的代價如果全由運輸業界承擔，確實於理不合。倘若政府認為歐盟VI期車輛的排放遠較歐盟V期車輛為佳，有助改善路邊空氣質素，便應該考慮提供進一步的誘因，以鼓勵車主考慮以歐盟VI期車輛作為換車之選。根據淘汰歐盟IV期以前老舊柴油商用車輛計劃，歐盟II期的車輛將於明年不再獲續牌，而接近3萬輛歐盟III期車輛將於2020年不獲續牌，距離現時還有兩年多，如果政府除了提供現時淘汰歐盟IV期以前老舊柴油商用車輛的特惠補償金，再向一些願意直接更換至歐盟VI期車輛的車主提供額外資助，相信有助加快更換為歐盟VI期車輛的進度，也可減少因空氣污染而導致數以百億元計的經濟損失，絕對物有所值。主席，我想再次重申，即使運輸業界接受政府今天的修訂，業界也希望政府繼續密切留意歐盟VI期車種在市場的供應情況，以及有關的維修配套。倘若市場出現供求或維修配套不足的情況，應作出彈性處理，甚至可能須再次修訂生效日期，以免為運輸業界帶來負面影響。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環境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局長答辯後，辯論即告結束。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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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李慧琼議員會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議案，察悉提交本會省覽的內務委員會第14/16-17號報告內的《2017年最低工資條例公告》及《2017年僱傭條例公告》。我會先請李慧琼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審議有關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主席柯創盛議員發言，再請其他議員發言。

主席，本人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讓議員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14/16-17號報告》內下列兩項附屬法例進行辯論，分別是《2017年最低工資條例公告》及《2017年僱傭條例公告》。主席，本人謹此陳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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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本人謹以《2017年最低工資條例公告》及《2017年僱傭條例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兩項公告的目的，主要是分別訂明由2017年5月1日起，將每小時最低工資水平由32.5元增至34.5元，以及指明有關記錄總工作時數的每月金額上限，由每月13,300元調高至14,100元。就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有部分委員認為應定於合理及較高水平，好讓基層工人能應付基本生活開支。部分委員對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只是每小時上調2元，表示失望。有部分委員指出，自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已引發連鎖反應及漣漪效應。不少僱主，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僱主，不單要調整低薪僱員的工資至經修訂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亦須調高較高職級員工的薪酬，以保持較高職級僱員的士氣和挽留這些員工，因而進一步推高經營成本。這些委員認為工資水平應由市場決定。政府當局強調，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修訂作出建議前，考慮了一系列指標，包括工資分布數據、社會經濟及勞工市場情況、物價預測等資料。該委員會亦已考慮社會各界的意見。政府當局認為，該委員會已合理持平地建議合適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修訂。代理主席，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周期，部分委員指出，基層工人只能透過每兩年調整法定最低工資時才獲得加薪。因此，這些委員強烈要求，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應每年檢討一次，以避免僱員的購買力被通脹蠶食。政府當局強調，《最低工資條例》規定，法定最低工資須最少每兩年檢討一次，並沒有排除更頻密的檢討，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在少於兩年的時間內，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代理主席，以下是本人的意見。今次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作出調整，根據資料顯示，約有154,000名僱員因而獲加薪，重點受惠的行業主要包括：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餐飲及零售業等。

根據現行檢討周期，最低工資須最少每兩年檢討一次，即今次是第三次調整。但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所考慮的因素有很多，為了更好保障低收入人士應付通脹帶來的影響，我們認為檢討周期應縮短至最少每年一次，以更準確應對經濟波動，作出更貼近現況的實際調整。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長久以來，香港一直存在着在職貧窮的問題，不少"打工仔女"無論多麼努力，每天工作多少個小時，生活仍然捉襟見肘，難以養家。這種情況以前有，即使現在法定最低工資增至34.5元，情況仍然沒有多大改變。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工作要承擔三人或四人家庭的開支，領取最低工資月薪只有8,000多元，即使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算在內，仍處於貧窮線之下，試問最低工資怎能完全保障基層員工的生活開支？回顧歷史，爭取最低工資的過程一點也不容易，工聯會多年來均關注在職貧窮的問題，多年前已向政府提出訴求。遠的暫且不說，在2004年，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已在本會提出"最低工資、最高工時"議案，促請政府立法訂定最低工資，可惜當時政府並無採納。其後，有議員在2005年至2006年也提出過類似議案。工聯會在2004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提出10項扶貧措施，包括訂定最低工資。經過五六年的爭取，在2010年，數千名各行各業的工人發起遊行，要求行政長官正視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其後，在2010年7月，政府在"工資保障運動"失敗後，立法會三讀通過《最低工資條例》，並在2011年5月1日開始實施最低工資，當時是28元，弱勢社群的工友終於獲得一定程度的工資保障，亦是爭取勞工權益的重要里程碑。

不過，因為相關政策的漏洞多年來未獲堵塞，令工資滯後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大大影響了政策的成效。按照《最低工資條例》的規定，最低工資委員會須最少每兩年一次就最低工資作出檢討，但實施多年以來，每次都只是兩年檢討一次，而其實法例容許在較短時間就進行檢討。事實上大家看到，兩年才檢討一次所參考的數據、所得出的結論，必然會滯後，過去幾次調整的金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34.5元這個標準令最低工資的受惠人數不斷減少。在2011年法例實施初期，最低工資訂為每小時28元，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受惠人數大約有18萬人，佔整體僱員的6%；在2013年，當最低工資調升至30元時，受惠人數卻跌至10萬人，佔僱員人數的3%；到了2015年增至32.5元時，受惠人數進一步減少，只有42,000人受最低工資的保障，佔所有僱員人數的1%。按前年及去年的數據顯示，賺取少於每小時34.5元的僱員人數分別為154,500人和90,400人。大家要留意，短短1年已經減少6萬人，而且現在又過了1年，到今年5月1日，受惠於最低工資的僱員，究竟還剩下多少呢？政府當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十分保守地估計今年上半年賺取每小時工資低於34.5元的僱員人數約為74,000多人，佔全港僱員的2.5%。我對此不太樂觀，估計受惠人數可能不足2%。一項工資保障政策的受惠人數竟然長期少於5%，甚至是3%，怎能夠說是成功呢？參考外國的例子，符合最低工資保障的工作人數大約是5%至10%。我們十分擔心受惠人數的比率越跌越低，令有關政策出現名存實亡的危機。我們要展望未來，探討如何優化機制。代理主席，其實工資是工人心中的一把尺，也是他們付出勞動力而獲取的報酬和社會的肯定。今年是2017年，150年前，馬克思的著名經濟著作《資本論》首次出版，當中描述的歷史情況，是資本家只會向工人支付僅可糊口、僅可維持生命的最低工資，令他們到工廠打工，繼續為資本家賺錢。一百五十年過去，仍然有一群工人的待遇跟150年前一樣，也是僅可糊口、苟延殘喘，但完全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香港作為亞洲甚至是全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擁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是否一個合理的水平呢？每小時34.5元的最低工資，絕對不是勞工界的希望，這個水平僅僅聊勝於無。我們贊同今次的修訂，但不代表我們認同34.5元是一個合理的水平。我們只是不希望看到最基層、最沒有議價能力的"打工仔"連少許工資增長也欠奉，被迫原地踏步，才會贊同今次的修訂。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對於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目前時薪32.5元增至34.5元，我作為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深感失望。我認為這是一項錯誤決定，罔顧現時經濟轉弱的現實情況，以及飲食業的困境。業界非常擔心，隨着旅客數字下跌，連帶本港消費力轉弱，食肆未必如過去數年般能夠將最低工資的加幅轉嫁消費者，這對本身毛利已低的飲食業將造成極大衝擊。我經常也說增加最低工資只是政客爭取市民支持的手段，令社會更加走向民粹化，"西瓜靠大邊"，長遠是糖衣毒藥。工會代表經常轉移視線，正如剛才所說，他們不斷對外聲稱租金比工資對業界的影響更大，而最低工資對經濟根本沒有影響，既沒有導致結業——剛才也談及這一點，空口說白話——亦沒有漣漪效應。不過，代理主席，我重申飲食業從來沒有否認租金的壓力，但工資的比重是飲食業的最大開支。

由於飲食業工種較多及人手密集，尤其是中式食肆及茶餐廳因工種分類和階梯較多，故薪酬開支比例一般較重。因此，最低工資繼續遞增只會再次加劇工資漣漪效應，令各薪酬階梯均有加薪壓力，而人手短缺的問題將更為嚴重，其中以中小型食肆首當其衝。政府統計處剛在本月17日公布的《2016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也指出，按行業劃分，飲食業每月工資中位數的升幅最高，與2015年同期比較上升了6%，比全港數字的整體平均4.1%的升幅高出兩個百分點，其實即高出了50%，升幅頗為驚人。

然而，當局仍然未有2016年的數字，估計情況更為惡劣。須知道飲食業"一雞死、一雞鳴"的情況屢見不鮮，而近年所見的更多情況是食肆趨向精簡人手的經營模式。雖然人手較少的快餐店數目仍然穩步增長，以2015年對比2014年為例，快餐店企業數目增加了近8%，即約70間，但人手密集的港式茶餐廳企業數目同期卻減少了超過6%，即約170間，形成了強烈對比。我已多次指出，在最低工資的壓力下，只會迫使飲食業加快精簡人手。過去數年，為了紓緩人手不足，連鎖企業已採用中央廚房、機械化及壓縮工種等方法處理。對於因此而刪減的職位，依我看來也難以重新開設。至於小企和微企，在這個大環境下只有束手無策，掙扎求存，他們更難與連鎖企業競爭。因此，最低工資持續遞升只會扼殺中小微企的生存空間，助長大企業。我更加擔心的是如經濟下行情況持續，香港繼續人手不足，不單令更多中小企因意興闌珊而結業離場，也會嚇怕投資者，令他們寧願離開香港，另覓其他地方投資，以後很難再吸引他們回來。業界一直催促政府盡快解決有關問題，而非再推高最低工資，讓問題繼續惡化，但當局未有理會，實在令人失望。我重申，業界強烈反對扼殺中小微企的最低工資水平，亦反對最低工資水平過高，損害中小微企的競爭力。長此下去，只會令市場越趨傾斜，減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

代理主席，有最低工資就會有張宇人議員，就會聽到奇怪的謬論及謊話連篇。他剛才提出的其中一個主要論點就是"屋邨生意最易做"。這是當然的，因為經營的都是大財團、大企業。領展已壟斷所有空間及商鋪，把小店趕走，用高昂的價錢出租商鋪，致令居住在那裏的居民只可進食及購買單一的商品。在壟斷下，生意當然易做，你們這些商人就最喜歡這做法。那最低工資是否真的保障了市民，尤其是基層的生活呢？

話說回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早前共用了3天時間舉行6次會議來討論高官加薪，再加上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的時間，共用了4天、7次會議，這項議程最終在政府強硬態度下獲得通過。上至司長，下至政助，每月薪酬加幅以數萬元計，他們的薪酬最終高於Donald TRUMP及奧巴馬。至於我們用了很多時間討論的最低工資，在"先訂立後審議"的原則下，在即將來臨的5月，最低工資也只會調高2元時薪。在這件事上，我們體會到何謂貧富懸殊，何謂貧富懸殊大幅加劇，我也看到政府對高官的着緊、對基層市民的冷待。最低工資實施至今已5年，在這5年間，"打工仔"的生活有否因此得到改善呢？

根據樂施會2016年發表的報告，2015年在職貧窮的戶口有18萬戶，人口共62萬，較2011年多出4倍半。最富有與最貧窮的家庭的入息中位數差距越來越闊，接近30倍。

我們看到政府在這方面的態度是做到"天一半、地一半"，是"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在公民社會、工會組織、基層組織多年施壓下，本港最終確實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在特權階級、小圈子的壓力下，最低工資只能維持在一個"吊命"、低之又低的水平。

這就是基層市民的生活。

當中有很多原因，而其中一個當然是大老闆不斷恐嚇，一如張宇人議員般，常說中小企業經營十分艱難。

那為何最低工資只能兩年一檢，致令基層市民生活如此艱難呢？政府以往的回應是最少兩年一檢，但有需要時可以更頻密，惟一直以來也沒有這樣做。在今年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中，潘兆平議員也問當局何時才是有需要進行一年一檢。

當我們要求當局確保最低工資一年一檢達到合理水平，當局就說老闆會走法律罅。

政府還有一個說法，就是最低工資的推行時間不是很長，經驗有限，所以要持續留意，看看日後需要作出甚麼修訂。

除了政府"卸膊"外，來自商界的批評也非常嚴重。這些指標性人物常常發出恐嚇的言論，指出如果最低工資推行一年一檢，便會對各行業構成重大壓力，尤其是飲食業，出現人手短缺，增加經營成本等各種問題。難道只有香港有飲食業嗎？為甚麼其他設有最低工資又有飲食業的地方，沒有表示他們的經營成本持續上升，苦不堪言，因為難請人而人手短缺呢？問題不僅在於工資低，還因為工時長得很厲害，試問誰願意走入這個熱廚房呢？

我真的看不到香港有何特殊之處，要落後別人百多年。為何我們仍然沒有一年一檢，為何我們的最低工資仍然這麼低？香港的貧富懸殊在全球——全球包括未發展地區——排行第十二、十三位。為甚麼在一個經濟這麼富裕的地方，我們的基層竟然要如此捱苦？我們的政府為甚麼仍然這麼"卸膊"，諸多藉口，對於其應負的責任一點都不承擔呢？實施一年一檢，提升最低工資水平，這個建議根本是議會內絕大多數跨黨派議員的共識。我很希望政府可以花些心力，好像處理高官加薪般，落力為我們的基層市民爭取權益。如果做不到大政治，連小政治都不做，這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政府呢？我希望大家反思一下，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今天我們要通過自本年5月1日起，把最低工資由32.5元增至34.5元。如果今次不獲通過，便"大件事"了，因為根據法例，要待明年才能再增加最低工資。

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到飲食業的租金非常昂貴，我們並非經營飲食業，不知道其租金有多昂貴。

因為在最近10多年來，香港經濟非常依靠內部消費。

從社會福利的角度而言，我不相信局長會認為接受社會福利的人是二等公民。局長會否把低收入人士視作二等公民？

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說過，只懂得在每年五一勞動節與工會代表舉杯慶祝，慶祝甚麼呢？勞動節的目的是爭取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及8小時個人生活，是爭取8小時工作。

特區政府訂立了五一勞動節假期，理應重視其意義，便是8小時工作，但有否做到呢？沒有，連我們現在討論的標準工時也遙遙無期，不知何時才會出現，這情況不可悲嗎？

工人有沒有地位？工人的生活有否受到尊重？

請特區政府提升最低工資水平，以及進行一年一檢，保障工友的生活。

代理主席，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富裕的城市。

當我們談到最低工資時，最新的統計數字顯示清潔工人的收入最低是8,700元。

這個政府是麻木不仁的。大家也知道，即使是內地政府，雖然其名義上說保障勞工，但實際上對基層和勞動人民都很刻薄，但它在2003年也制訂了最低工資，台灣則是在1968年實施。

我仍未說對低層公務員是如何的刻薄。現在說增加最低工資就像世界末日般，翻查數字原來只影響大約9萬人。他們是社會上最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是在我們居住的每一個屋苑當保安員的、清潔屋苑的清潔工人、在酒樓食肆洗碗、傳菜的、送外賣的，以及在食物環境衞生署公廁內的清潔工人，政府卻可以對這情況視而不見。

當政府取消了數以萬計的低層公務員職位後，換來的是透過外判制聘請的基層勞工。

公務員加薪必定一年一檢、港鐵加價必定一年一檢、電費必定可以一年一檢、巴士票價可以一年一檢，還有很多其他機構說加價便加價，這一切都會影響最基層的勞工。很多代表香港商界的立法會議員一定會說，增加最低工資會令他們的營商環境因成本上升而越趨困難。

他們的租金會否兩年一檢？

最基層的人怎樣生活？

在香港，甚麼也要計數，例如你要繳交學費、要求減免書簿費、入住公屋等，這些都要經過一輪計算，但他們也想找出一條可以讓他們生存的公式，讓他們住在"劏房"也可以有租金保障、讓他們知道下個月要繳交多少租金、讓他們知道何時可以入住公屋、讓他們知道子女有沒有方法可以入讀大學。這一切都不會有，這個社會只會繼續沉淪，最基層的市民繼續做"地底泥"，而政府將繼續找一些新貴來處理這事，最低工資委員會最近找了一些不屬勞工界的人士加入，大家都知道他們是來自法律界的"藍血"。為何政府訂立最低工資時實施的"兩年一檢"仍然可以繼續，在這麼多年之後仍然不肯改變這個不公義的制度？我很希望，政府繼續這樣做的同時，可以告訴我們那些一年加價一次的不公義制度，不論是港鐵、領展租金、巴士車費、電費等也好像政府處理最低工資般兩年一檢。

代理主席，原本我沒有打算發言，但剛才聽到同事對於市民的狀況好像不太認識，我一定要透過這次發言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工會一定要站在基層勞工的立場，為他們謀取基本福利。

只不過是希望半斤八兩，可以為生，一個最基本的公義情況。剛才有些同事說漣漪效應很大，令到他們苦不堪言。主席，如果大家有留意以往的報道，便知道我們並不想漣漪效應這麼大，不是非要訂立最低工資不可。

反之，最低工資訂立後，我們看不到大規模裁員。

當然，租金增加一倍以上也非佔他們成本的最大部分，但是這個加幅為他們加添不少壓力。第二，食材對於市民的影響十分大，之前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些基本食材，例如糖，數年前只是數十元一斤一大袋，但現在已經過百元，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加幅最終是由市民負擔。工聯會曾進行一個兩餸一湯的調查，我們煮一些基本餸菜，一碟菜心炒牛肉、梅菜蒸鯇魚及薯仔蕃茄湯，這種日常餸菜。

現在對於提供食物給基層店鋪或市民，政府沒有提供協助，任由自由市場壓榨市民。外國經濟學家Adam SMITH提出，要用隱形之手去調控市場。但是，香港這個市場很奇怪，這隻隱形之手只會壓榨市民、壓榨員工。

問題是工作量增加了很多，現在的工作量是以往的一又三分之一、一又三分之二，才能保住職位。我們要有獅子山精神，但不可以透過壓榨員工、不向市民及員工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得來。現在市面上如何壓榨工人呢？一些洗碗工人以前有定額薪金，現在洗碗工人工資2萬多元，市民可能會覺得最低工資導致洗碗都有2萬多元工資。

因此，我們希望提倡獅子山精神的同時，也要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最低工資正正就是這個保障，提升市民的基本保障。

每年通脹物價都增加，但是礙於兩年一檢，隔年才可以調升最低工資，令基層市民的薪金無法追上通脹，這正是為何我們提出一年一檢。

議員已發言完畢。我現在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發言。在局長發言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政府於今年2月8日向立法會提交了兩項與調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有關的附屬法例，包括《2017年最低工資條例公告》及《2017年僱傭條例公告》。立法會其後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這兩項公告。首先，我衷心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柯創盛議員和19位議員的審議工作。我很高興知悉，小組委員會各委員均沒有提出反對或修訂上述公告的議案。立法會今天完成審議這兩項公告後，新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將於今年5月1日開始實施，這是現屆政府第三度調高法定最低工資。勞工處會為落實新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作好準備，展開廣泛的宣傳活動，以促進僱主和僱員了解及遵行相關規定。我亦感謝剛才發言的7位議員所提出的意見。我想在此作扼要回應。根據《最低工資條例》，最低工資委員會負責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最低工資委員會由勞工界和商界的委員、學者和政府人員組成。在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的過程中，最低工資委員會秉持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全面分析多方面的相關資料及數據，包括政府統計處進行的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及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的結果、"一系列指標"及其最新數據，以及其他與檢討最低工資相關但未能完全量化的因素。同時，最低工資委員會透過深入及廣泛的諮詢，全面考慮社會各界對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的意見。

根據《議事規則》第49E9條，我不會就議案提出待決議題。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急切改善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的議案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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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柯創盛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今天的議案是"急切改善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主席，生命無價，人是社會最寶貴的資產，所以任何一個負責任、有承擔的政府，都必須重視醫療政策，而公營醫療服務作為普羅大眾的基本保障網，更是醫療政策的重中之重。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政府的公營醫療服務遠遠未能滿足社會需要，九龍東更是公營醫療服務不足的重災區。政府必須正視問題，為香港公營醫療增撥資源，改善全港的醫療服務。眾所周知，本港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正持續增加，當中涉及兩大原因。第一，是人口持續增長；第二，是人口迅速老化。根據數據及推算，到了2043年，本港的人口將達822萬。二十年後，香港每3名市民之中，便有1人是長者。我必須特別強調一點，根據數據及推算，九龍東人口增長幅度和人口老化情況是全港各區之冠。觀塘區過去10年的人口增長幅度，已經遠超全港增幅。在18區之中，黃大仙和觀塘區的居民收入中位數最低，長者比例則比較高。總結而言，九龍東人口有3個"最"：第一個"最"，是人口增長最快；第二個"最"，是人口最老；第三個"最"，是人口最窮。可以想象，九龍東居民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更勝其他地區。目前，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遠遠未能回應居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改善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以保障市民的健康，我認為是刻不容緩的。主席，現時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究竟有何不足呢？我想指出，第一個不足之處是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長。

主席，你可以看到我這幅圖表清楚列明，眼科的輪候時間是135個星期，基本上要輪候至2019年10月；骨科又怎樣呢？輪候時間是120個星期，最簡單的骨科也要輪候一段長時間；接着內科又如何呢？內科的輪候時間是101個星期；外科的是87個星期。輪候時間長的問題在九龍東聯網出現，是鐵一般的事實。圖表的數據取於2017年3月8日。這幅圖表清楚列明：老人科的門診新症要輪候至2019年3月；成人骨科的是2019年1月；小朋友怎樣呢？

主席，說完九龍東聯網的情況後，我想用另一幅圖談談現時聖母醫院的情況。這裏我選了長頸鹿圖案，含意是"等到頸都長"。主席，現時聖母醫院的專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內科一般要到2019年11月；骨科更離譜，到2020年5月。

對於2020年5月這個日期，大家也感到難以置信，對比其他聯網，九龍東的輪候時間相對長，要等3年多，即是165個星期才能見醫生。但是，這便是九龍東街坊每天也要面對的殘酷現實。很多長者向我訴苦，等候求診，待至死亡也等不到，這是九龍東現時切實面對的問題。主席，我還想以兩個例子來說明輪候時間長的問題。

第二宗個案是關節置換手術，也等了4年多。

老實說，這些情況在九龍東聯網比比皆是，輪候時間過長的問題，並不局限於專科門診，就連普通科門診也出現同樣問題。有見及此，我成為民選立法會議員提出的第一項議案，就是要改善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要求政府增撥資源，縮短九龍東公立醫院的專科門診和普通科門診的輪候時間。我希望在此促請政府盡快增加醫護人手，回應市民訴求，讓求診市民能夠盡快獲得適切的治療。

黃大仙區現時有3間醫院，但竟然都沒有提供急症室服務。如果43萬名黃大仙區的居民遇上突發事故，要使用急症室怎麼辦呢？他們需要跨區，最特別之處，是要跨區到數間不同的醫院，有些前往基督教聯合醫院，有些前往伊利沙伯醫院，有些則是廣華醫院。我認為對黃大仙區居民而言，絕對不公平。這個訴求，黃大仙區議會及地區組織曾多番爭取，仍未見成果。主席，其實遇上緊急事故需要使用急症室的時候，一分一秒也性命攸關。最理想的做法，當然是即時把病人送往醫院，但目前黃大仙區沒有急症室，市民要跨區求診，我認為是說不通的。因此，我在議案的第二點清楚要求政府盡快在黃大仙區設立24小時急症室服務。

主席，需要40分鐘。我覺得這些問題需要正視。

主席，接下來我想說聖母醫院的問題。其實聖母醫院在1961年建成，至今已56年。目前，聖母醫院的樓宇設施情況相當不理想，牆身、天花有滲水的情況，病房窗邊亦出現滲水。醫院是一個救人的地方，配套設施應與時並進。今時今日，九龍東的居民沒有理由仍要在一棟50多年前興建的醫院內求診和接受治療，這對黃大仙區的居民相當不公平。有見及此，我在議案第三點明確要求政府盡快落實聖母醫院重建計劃。政府要"找數"了，還九龍東居民和病人合適的住院服務。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基督教聯合醫院的擴建計劃。

根據醫管局的推算，2013年至2023年期間，九龍東的人口會增加接近一成二，達120萬人，其中65歲以上長者的增幅更接近五成，達到差不多23萬人。

主席，其實除剛剛提到的增加醫護人手、縮短輪候時間、現有醫院重建、興建新醫院外，我還想說資源投放的問題，其實政府仍可以實行很多措施。

只要政府願意投放資源，擴展這項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至所有65歲或以上的長者，便可以即時解決長者口腔健康的基本需要。我很高興政府接納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建議，把長者醫療券受惠對象的年齡限制由70歲降至65歲。這項調整切合我們的需要，亦切合長者的需要。整體而言，醫療券是一項德政，既為長者提供額外的醫療服務，亦可減輕公營醫療服務的壓力。但是，很多長者告訴我，2,000元並不足夠，希望政府加碼，以及研究擴闊長者醫療券的適用範圍。此外，我想強調，我們要求政府加強公私營合作，並監管參與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的私營醫療機構。社區有不少長者告訴我，他們在使用醫療券時出現收費"海鮮價"的情況。醫生收費的高低，取決於是否使用醫療券。

加強對計劃的監管是很重要的，我們希望長者能把醫療券每一分都用得其所。同一道理，只要政府願意增撥資源，加強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擴大醫管局《藥物名冊》內受資助的藥物類別，九龍東和全港的市民都可即時受惠，無須再等。主席，我想作出總結。我相信，面對區內公營醫療服務的嚴重不足，與其他聯網對比，九龍東事實上很少讓數字說話、讓事實說話。居民的苦況和訴求，我說3天3夜也說不完，但我很希望特區政府聽畢這項議案後，回去能認真下工夫，急切改善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提出時間表、路線圖，急九龍東市民所急，想九龍東市民所想，讓九龍東的醫療服務得以改善。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柯創盛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6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6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何啟明議員、陳沛然議員、郭家麒議員、胡志偉議員、邵家臻議員及梁耀忠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主席，關於九龍東醫療服務的背景，剛才柯議員已經提及，我不再在此贅述，唯獨就九龍東醫院聯網所獲得的醫療資源分配的問題，我希望談一談。眾所周知，香港醫院管理局在醫療聯網的資源分配上，有自己的一套機制，但在過去一段時間，社會上很多人，包括過去或現時在公營醫療系統內服務的醫生均指出，醫療聯網的資源分配不均。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人口推算數字，2016年九龍東聯網的人口高達112萬，在7個醫院聯網中排行第四，而在長者人口方面，共有17萬名長者居於九龍東聯網的服務範圍內，在7個聯網中排行第三。

整體人口及長者人口數目與聯網所獲分配的資源不成正比，自然會造成服務的落差，因為一個聯網獲得多少撥款，某程度上會影響該聯網內的醫護人手供應。

護士和其他專職醫療人員的比例亦出現同樣的情況，在九龍東聯網內，上述3類醫護專業人員的比例的確是全港最低，確實拖了全港的後腿。資源不足引致的人手問題，同時對區內不少醫療服務的質量造成影響。即使醫生工作得多辛苦，質素有多高，但他們只有一雙手，人手問題自然引申到原議案提及的一連串專科門診輪候時間的問題。當中我特別想指出，九龍東的全關節置換手術的輪候時間長期居高不下。根據醫管局的數字，九龍東聯網的全關節置換手術的輪候時間是74個月，即超過6年，這數字遠高於醫管局整體聯網的數字，即53個月。

如果情況較差，要留院兩個星期，只須支付1,400元；若情況較好，只須留院1個星期，則僅須支付700元。金額相差這麼大，市民必定會留在公營醫院接受服務。我們認為這正正反映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除了影響前線醫療服務外，亦影響了長者所需的醫療服務的質素。

此外，我亦建議當局應盡快在九龍東聯網內選址設立關節置換中心，縮短區內關節置換手術的輪候時間，讓九龍東的市民，特別是那些經常要上山下山的長者，可以盡快處理退化性關節炎等勞損病症，減少他們所受的煎熬。關於人口老化的問題，我想指出，當局有必要正視基層醫療的重要性，盡快做好長遠的基層醫療規劃工作，在社區設立更多基層醫療設施，分擔前線公營醫院的服務壓力。九龍東是多山少平地的地方，沒有足夠地方興建大型全科醫院。我建議政府增設社區健康中心或流動醫療車，為區內街坊提供一站式基層醫療服務；更重要的是，除了可以為醫療服務作出分流外，這些基層醫療設施亦能在社區內接觸更多潛在醫療服務使用者，透過健康教育和檢查，促進市民健康，從源頭減少病人數目。我相信很多同事亦曾向高局長提及，規劃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我們希望在油塘設置的醫療中心，現在尚待符合有關人口的關卡，便可以興建。我希望有關規劃能預視這項目，及早覓地，盡快興建。最後，我想就原議案提及的一些醫院重建和擴建計劃表示支持，但我必須在此對啟德醫院的興建進度表達強烈關注。

我們過去一直期望啟德醫院落成後，可以處理區內服務滯後的問題，但自政府為興建啟德醫院所作的策略性研究開展後，其落成時間一拖再拖，由當初所說的2020年前後，變為2024年前後。

我擔心的是，在現時的計劃下，啟德醫院要到2024年才可落成，其間有六七年時間，香港兒童醫院會因為沒有足夠支援而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服務，變成得物無所用；同時，九龍東的整體醫療服務壓力亦無法有效紓緩。因此，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可以採取更積極的態度，確保啟德醫院可以如期落成，並同時盡快為九龍東各區的基層醫療服務作出完整規劃，避免區內的醫療服務一直落後於實際需求，錯過為應付人口老化作出準備的最後機會。我謹此陳辭。

主席，就柯創盛議員所提的議案，我作出了一些修訂，主要希望藉修訂令當局和議員了解，公營醫療服務不足是全港的問題，並非九龍東獨有。我想向大家提出3點要注意之處，我稍後在發言中會加以詳細解釋。要注意的第一點是如果今次討論的議案只是改善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我認為邏輯上有點奇怪，為甚麼呢？這項議案很可能會通過，那麼，其他地區如新界西的直選議員會否在該區掛起橫額，表示他們成功爭取增加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呢？

此外，在未來兩三年，議會是否要把此議案題目改為"急切改善新界西公營醫療服務"，然後重複討論這項議案7次呢？要注意的第二點是當每年醫療經常性撥款模式不變而只增加九龍東的資源及服務，現實中必定會由其他區如新界西抽調資源，這是一種很簡單的邏輯。至於要注意的第三點，有議員剛才也提到香港公營醫療由政府撥款，我們向來也是"睇餸食飯"和"限米煮限飯"，而醫院管理局一直也主張"不患寡而患不均"。對於原議案第六至九點，我曾與秘書處討論，其內容是很奇怪的。議案的題目是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但第六至九點卻是關乎全港的內容，例如確保香港兒童醫院盡快全面投入服務、擴展牙科服務資助項目至所有65歲或以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擴大醫管局《藥物名冊》等，這些均能惠及全港有需要人士，我是十分贊同的。我在第四點加入了靈實醫院，旨在強調整個醫院聯網的服務地區並非為單一選區的居民服務，而這亦是我加入立法會的期望。

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除增加撥款外，我認為政府有責任督促醫管局管理層善用資源和人手，避免分配不公。有些醫院聯網比其他聯網有更多資源和人手，九龍東可能是其中一個醫療服務問題較嚴重的地區。但無論如何，政府和醫管局應全面檢討問題，而非就局部地區的問題對某些區議員的訴求作特別處理。柯議員指出九龍東的眼科、骨科、內科及外科等穩定新症的輪候時間較全港的平均輪候時間為長。據醫管局去年的數字顯示，九龍東醫院聯網90%的新症輪候時間、眼科和外科輪候時間的確較其他聯網為長。

還有婦科、兒科、精神科，九龍東的輪候時間也非最長。換言之，其實很多區的服務需求也是需要關注的，屬全港而非九龍東獨有的問題。我當然明白選票十分重要，但病人輪候時間過長是整個社會十分關注的事宜。醫管局公布輪候時間的原因並非讓大家"抽水"，而是讓病人能夠自行選擇聯網，預約專科門診。醫管局網頁已註明這一點，假設病人看到當區輪候時間很長，他們有權選擇在其他聯網預約新症。我們要監察政府和醫管局的整體表現和服務，以向公眾問責。如果議員只關注自己選區的醫療問題，我希望我的修正案能令大家明白推己及人，將視野從九龍東聯網擴大至其他聯網，從而惠及全港市民。倘若整體撥款不增加，不解決錢從何來的老問題，而只增撥資源予九龍東，意味着其他區的資源會被削減，影響其他區的服務。因此，我極為反對不同社區競爭資源的做法。因此，我把柯議員的議案第一點只惠及九龍東的建議修訂為"按以人口為基礎的撥款模式增撥資源，以縮短全港公立醫院的專科門診服務及普通科門診服務的輪候時間，從而令九龍東居民受惠"，這是既照顧全部亦關顧局部的提案方法。柯議員的第二點建議是盡快在黃大仙區設立24小時急症室服務及24小時普通科門診服務。其實伊利沙伯醫院及廣華醫院均設有24小時急症室服務，為包括黃大仙區的居民服務。我同意為某區的居民爭取，但為黃大仙區的居民爭取後，九龍城區的居民又怎麼辦呢？

再者，急症室通常附設在規模較大的醫院，為甚麼呢？

的確，近年特別是在流感高峰期均有"迫爆"急症室的新聞，但要解決"迫爆"急症室的問題，方法應是增加門診而非急症服務，特別是24小時門診服務。因此，我就第二點建議作出修訂，改為"盡快研究在全港各區設立24小時普通科門診服務，從而令九龍東居民受惠"。同樣道理，這亦是全面顧及資源有效分配的提案方法。我留意到黃大仙區議會就區內的急症服務問題設立專責小組進行討論，而同屬九龍東選區的黃國健議員兩年前亦曾就黃大仙區居民的急症需要在本會提出質詢，並提出在啟德醫院落成前可否在黃大仙聖母醫院增設急症服務。我贊成爭取在聖母醫院重建時在可行情況下增加急症服務，而即使聖母醫院不能增加急症服務，亦可藉重建的契機就區內所需的醫療服務作全盤規劃。我亦支持盡快興建啟德醫院，期望在2024年全面投入服務，屆時不單為黃大仙區，亦可以為鄰近其他社區如九龍城區等的居民提供急症及全科服務。至於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我則認為有少許資源重疊的問題，例如他在第十點要求增設社區健康中心，為九龍東居民提供普通科門診服務、慢性病管理及健康教育等一站式基層服務。其實，現時全港有3間社區健康中心，當中以觀塘的規模最大，每天提供門診的籌額較其他兩個中心多1倍。九龍東最少有6間政府診所提供普通科門診服務，故九龍東的有關服務並不比其他社區短缺。他在第點提到在九龍東聯網設立關節置換中心，但我要提醒大家，九龍東黃大仙的佛教醫院正正設有關節置換中心。如再在黃大仙設立關節置換中心，我認為十分奇怪。時間有限，讓我作出最後總結。我想再次強調，我明白九龍東居民亦面對醫療服務不足的問題，但作為醫生和立法會議員，我是以全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作出的修訂亦兼顧了九龍東和全港居民的需要。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

主席，首先，多謝柯創盛議員提出這項議案。

當然，我認同九龍東有很大的結構問題，最主要原因有兩個。因為九龍東至今只有一間"龍頭"醫院，而聯合醫院由於歷史的問題，以往是一間輔助醫院，雖然經過醫院管理局多年經營，希望它與其他"龍頭"醫院看齊，但直到今天，我相信它還未完全做到。

舉例，黃大仙區43萬人口當中，85%居住於公營房屋；而觀塘64萬人口當中，70%居住於公屋或居屋，加上觀塘區有很多新入伙的屋邨，例如彩盈邨、彩福邨及彩德邨，還有安達臣道的發展區。

醫管局的數字顯示，65歲以上需要用急症病床服務的人士，是65歲以下人士的8倍。這就是多年來無論在九龍東或其他地區，全港病床不足的原因。我同意，今屆政府高局長相比上任局長進取很多，這點是真的，我不知道局長會否繼續升職或再連任，我也要感謝高局長在任內盡力爭取增加公立醫院的病床，這是公道說話。

數字最實際。1997年，病床對人口的比例是每千人對4.2；到了2007年是每千人對4；2015年是每千人對3.8。病床對人口比例一直下跌，長者的人口比例卻一直上升，如果計算"加權"在內，即包括"長者需要的病床"，我們推算——當然，局長可以與我們詳細討論——加上用2,000億元在未來10年增加5,000張病床後，病床仍會短缺不少於1萬張。因為65歲以上人士需要的病床不可與65歲以下人士相比，他們需要的服務亦不可以與65歲以下人士相比。正因如此，我們以為政府會作出實質的回應。很可惜，政府整體的回應令我們失望。

對於局長最初說要改革醫管局體制，特別是聯網方面，我曾經抱有一點期望，不過老實說，去年發表的報告我們如何能接受呢？

在九龍東，特別精神科服務的人手比例和服務並不足夠，我亦藉此機會，希望它能提供夜診服務。

大家也知道，兩者的服務極不相同，其實很多基層婦女無能力看私家醫生，她們只能依靠這些婦女健康中心提供最低限度的幫助，可惜，這麼多年來政府仍是原地踏步。長者健康中心的情況亦然。

主席，今天的議題是"急切改善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但我們在討論這議題時，往往對九龍東聯網有既重複又不準確的描述，因為九龍東的醫院聯網也包括將軍澳區。所以，我希望正在看電視直播的市民大眾明白，現時的九龍東包括黃大仙區和觀塘區，而這兩個地區則分屬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兩個聯網，分別是九龍中聯網和九龍東聯網。就地區人口對病床的比例來說，現時九龍中聯網約有118萬人口，普通科病床數量為4,850張；九龍東聯網則有110萬人口，普通科病床數量為2,527張。

市民要輪候135個星期，即超過兩年，這是非常諷刺及令人絕望的數字，更反映現時公營醫療服務何其短缺。

但是，所謂"十個茶壺九個蓋"，這清楚反映實際的醫療需要十分龐大。根據2016年的中期人口普查，九龍東的兩個議會分區是全港擁有最多65歲以上人口的社區，佔17.2%。

就聖母醫院的擴建，我們在2015年與食物及衞生局的官員會面時已提出，希望在擴建過程中使聖母醫院能夠提供24小時的應診服務，讓病情較輕的病人獲得即時診治，以方便區內病人，同時也減輕醫院急症室的負擔。我們曾向專家了解，聖母醫院的門診現時在晚上10時便會結束，但由於醫院在晚上亦有提供服務，其實醫院會有約兩位至3位醫生駐診。所以，如果能夠提供24小時的應診服務，只需額外提供少量人手便能展開這項服務，不會對人手或財政造成嚴重壓力，反而能紓緩其他醫院急症室的壓力。事實上，2002年前的聖母醫院一直都有提供通宵門診服務，服務至2002年取消，令居民必須前往伊利沙伯醫院或基督教聯合醫院的急症室求醫，才能在深宵期間得到治療。

長者牙科也是區內一直備受關注的議題。事實上，長者牙科的問題可大可小。牙齒出現問題，除影響長者社交生活外，更會影響長者進食、吸收營養，繼而影響身體健康。翻查政府資料，2011年曾進行有關香港市民的口腔和牙齒健康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需要改善促進口腔健康的牙科護理服務，尤其是為長者提供護理服務。我們一直要求政府參考普通科門診的做法，實行公私營協作計劃，資助有需要的長者每年到私家牙科診所檢查牙齒。此外，政府亦應在全港各區增設政府的牙科診所，增加籌額，以及提供止痛和脫牙以外的補牙服務。事實上，各區現有的牙科診所主要應付公務員需要，仍未擴展至照顧一般的牙科需要。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考慮這一點，因為事實上，牙科服務是基層醫療一個很重要的服務範圍，政府應該展開這方面的工作。政府在2014年推出了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為居於安老院舍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長者免費提供牙科護理服務，有關計劃會在今年9月30日結束。民主黨期望局長在稍後發言時能就相關服務作出回應，令這些直接為長者提供重要牙科保健的安排得以延續。事實上，我剛才所說的牙科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是發展基層醫療的其中一塊基石。預防勝於治療，2012年食物及衞生局公布的香港的基層醫療發展策略文件中提到，為促進全體市民的健康，我們有需要減少市民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並防止長期病患者病情惡化和出現併發症。要達致這個目標，需要多項集社會力量共同推行的策略，包括推廣健康行為以減少患病的風險、早偵測疾病，以及提供高質素的治理，以達致減少出現併發症的比例和有關的患病率，以及減低死亡率的最終目標。正如我的修正案提出，民主黨要求設立種子基金資助市民定期進行身體檢查，以完善基層醫療服務。常見的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壓及糖尿病，如能及早發現，其實可大幅降低後期病情惡化而引致的醫療成本。其實，今天我亦透過書面質詢提出有關預防大腸癌的問題。政府願意資助市民進行大腸鏡檢查，正正便是好的開始，尤其現時在公立醫院輪候進行大腸鏡檢查的時間和個案不斷增加。隨着大腸癌有年輕化的趨勢，政府應採取更多措施，包括資助市民進行由私家醫生提供的大腸鏡檢查，以便及早找出患者及進行治療。

然而，政府今天的回覆令人很失望，我想藉着這個時間與局長作交流，因為政府在回覆中說不會資助不受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覆蓋的高風險人士接受大腸鏡檢查。政府在回覆中說任何有懷疑病徵的人士，應盡快到相關醫療機構尋求治療。其實，對於較高風險的人士，如果政府同意的話，他們可以通過公私營協作的方式，向私家醫生或非牟利醫療機構尋求協助。因此，如果政府的態度是這樣的話，又如何達致預防勝於治療這效果呢？

最後，所有的醫療發展均面對醫療人手規劃的問題。政府去年提出10年的醫院發展藍圖，但對於醫療人手的規劃，政府的檢討一直只聞樓梯響。政府在2015年曾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預計到2016年及2020年，醫管局將欠缺400名及330名醫生。雖然政府已說會在本年年初完成首次全港性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策略檢討，但至今仍是只聞樓梯響。我很希望政府盡快就醫療人手規劃展開工作，以及盡快提交報告，令我們在醫療人手的規劃上，能夠應對整體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要不斷提升的現狀。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各項修正案。

醫管局近月經常強調，收窄與私營服務收費的差距或成本收回，這些就是公營醫療服務私營化的一些證據。收窄與私營服務收費的差距或成本收回，重視的不是一般市民對於醫療的承擔能力，也不是公共服務對於市民的醫療保障，反而是強調市民購買醫療服務的能力，將用者所付變成醫療服務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近日，醫管局就急症室、普通科門診及專科門診進行的加價建議，這就是成本收回的一個證明。再者，政府近年拒絕就公共醫療進行融資，討論、討論再討論，後來都是決定採用"自願醫保計劃"。該計劃其實是鼓勵市民購買私營醫療保險，為自己未來患病的風險自求多福，漠視社會貧富懸殊。

結果是將服務分層，有錢的可享有較多和較好的服務，無錢的只可使用較差的服務。香港醫療制度最基本的問題，其實是資源不足。香港政府投放在醫療的開支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7%，這是2014年的數字，較歐美各國的10%、南韓的7.4%，以及台灣的6.2%為少。在資源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公共醫療服務的推展又豈會不受批評呢？公共醫療服務私營化，目的是減少政府因為投入資源不足所產生的醫療服務壓力。

回應柯創盛議員的議案，我大致上贊同柯創盛議員的議案，但有數點必須澄清。第一，正如陳沛然議員發給各位議員的信件所說，如果香港公營醫療服務是一個零和遊戲，即改善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會導致其他地區的公營醫療服務的資源被削減，那我就不能贊同柯創盛議員的議案。我不同意將改善公營醫療服務演變成各個醫療聯網的資源競逐。因此，我在修正案補充一點，便是改善香港整體醫療服務，必須為公營醫療服務作融資安排及整體規劃，不可繼續依賴目前以稅收支撐公營醫療體制的安排，這樣才能長遠改善包括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第二，我不認同柯創盛議員在原議案提出，增撥資源以加強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我認為這個計劃將會進一步成為政府拒絕為公營醫療服務融資，停止改善公營醫療服務的藉口，將有需要診治的病人推向私營市場。我更希望政府可以加強或改善目前公營普通科門診和各專科門診的服務，而加強公私營醫療協作，實在有違我對公共醫療服務的信念，所以，抱歉，我不能支持這一點。公共服務私營化根本無法改善質素，反而令貧窮的病人得不到需要的服務，造成社會上不平等，導致社會分層。第三，我認同政府要縮短專科門診和普通科門診的輪候時間，但方法應是加強公共服務。我建議政府加強夜診服務，甚至在個別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24小時門診服務，一方面可處理市民的診治需要，另一方面也可減輕急症室的壓力。精神科服務也是急需加強的，我認為其中必須考慮增設夜診服務，以滿足康復者兼顧覆診和工作的需要。第四，正所謂病向淺中醫，香港公共醫療的資源投放當然是不足，但資源錯配的問題也不能忽視。醫管局將大量資源投放在專科醫療上，但對基層醫療和疾病預防的資源投放不足，基層醫療更由私營市場作主導，令小病變大病。因此，我認同在中長線而言，政府和醫管局必須優先投放資源，加強基層醫療和疾病預防的工作。香港醫療系統的問題癥結，在於公營醫療服務壓力沉重，而私營服務收費昂貴，低收入人士由於沒有能力負擔費用較昂貴的私營服務，只能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長期輪候公營醫療服務，令公營醫院的服務長期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

究竟這些醫療政策或不同的社會政策正在建構一個怎樣的社會呢？是一個贏的人可以贏盡、輸的人則輸清光的社會，還是一個可以分配，講求關愛、講求幸福的社會呢？這個問題在不同政策中不斷出現，我希望透過今次的辯論提出：社會政策是建構一種社會價值、一種社會關係和一種社會關懷。

主席，我首先要強調一點，雖然九龍東的人口老化及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非常嚴重，但這不單是九龍東的問題，而是全港的問題。簡單來說，現時香港公營醫療系統最大的問題，正如很多同事剛才所說，就是資源的增幅遠追不上服務需求的增長。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口老化問題非常嚴重，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現時65歲或以上的人口約為117萬人，佔全港人口大約16.6%，而且長者的百分比將在2034年上升至30%。人口老化令公共醫療服務需求大增，多間公立醫院的病床佔用率長期高於90%。在流感高峰期，全港公立醫院急症室的整體病床佔用率竟然高達120%，當中以九龍東、九龍西及新界東的情況最為嚴重。面對這些情況，最直接的解決方法當然是增加資源，但正如剛才很多同事指出，香港的醫療開支不足GDP的6%，遠低於韓國、台灣及大部分歐美國家。

政府反口的結果是醫療資源遠不足以應付人口老化及醫療科技的發展，這一點實在令人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要討論醫療政策的問題，正如剛才有同事所說，討論3天3夜也說不完，這是事實，我非常同意，因為實在有太多問題。然而，由於時間關係，我今天只能集中談談3個範疇，第一個範疇是社區牙科服務，第二是《藥物名冊》所資助藥物的問題，第三是公私營醫療協作，因為民間組織或外界的朋友均不斷向我反映這3方面的問題。

在全港18區，只有11間牙科診所為市民提供牙科急症服務，而且分布不平均，其中8間位於新界區，令很多病人必須跨區求診。此外，我們所得的數字顯示，牙科街症求診者逾半數為長者。大家都知道，過去10年，人口老化的情況非常嚴重，但診所派籌的數量並沒有增加。

大概不多於200個，試問怎會足夠？

因此，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我們期望政府多投放資源在牙科服務上，但政府經常引用的藉口是，無論在牙科投放多少資源都不會足夠，因為牙科服務所需的資源數量龐大，難以全數負擔，況且政府認為現時並非沒有提供資助。然而，問題在於牙齒對一個人的影響非常嚴重，若出現了問題，便難以進食，之後身體一定會變得虛弱，繼而產生其他疾病，對政府而言並非一件好事，因為會產生另外一些求診需求，導致社會成本日益增加。

我提出修正案，因為我收集了很多病友及病友組織不斷提出的強烈訴求。

因此，我認為當局應擴大及加快審批受資助藥物的種類，放寬資助病人用藥的標準，並容許病人代表加入有關審批工作的委員會，提高審批的透明度。至於公私營協作方面，長話短說，我認為由於現時公立醫院人手和資源不足，所以加強公私營協作亦無可厚非，但政府必須增加資助，以確保病人可負擔服務收費。此外，經公立醫院轉介至私家診所接受治療的病人，在有必要時，應可獲安排重返公立醫院接受治療，這點甚為重要。最後，我想再次強調，長遠而言，政府必須增撥資源，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醫療需求，並更有效地分配各聯網的資源。我希望政府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盡快作出修正。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柯創盛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在這部分的發言，我會先簡介政府為進一步加強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所作出的整體工作。待各位議員發言後，我會在總結發言時就議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作出回應。香港正面對人口急速老化的挑戰，而九龍東亦面對這個問題。在2015年，65歲或以上人士佔觀塘及黃大仙區的人口約18.1%，這個比例預計在2024年會增至23%，與香港整體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比，九龍東的老年人口比例高約2.7個百分點。為應付區內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醫院管理局在過去數年不斷向九龍東聯網增撥資源。在過去4年，九龍東聯網一共增設了172張急症病床和康復病床，而醫管局亦計劃在今個財政年度在九龍東聯網再增加58張急症病床和康復病床。九龍東聯網亦推行了多項措施以改善服務，包括增加末期腎病病人的洗腎治療名額及內窺鏡檢查節數，以加快處理輪候的病人。九龍東聯網亦會在2017-2018年度開始為急性缺血性中風人士提供24小時靜脈溶栓治療服務。在門診服務方面，現時醫管局在九龍東聯網設有4間專科門診和8間普通科門診診所，其中將軍澳的普通科門診診所設有夜診服務，觀塘社區健康中心更為市民提供夜間、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門診服務。同時，聯網亦增加了普通科門診偶發性疾病的診症名額，讓目標病人能更快獲得基層醫療服務。九龍東聯網亦將會透過骨科與家庭醫學協作模式，增加2,000個家庭醫學專科診所和2,250個專職醫療門診的服務人次，以改善專科門診的輪候情況。至於康復服務方面，九龍東聯網為中風、下肢骨折及接受關節成形手術的病人提供的康復服務，會在2017-2018年下半年開始擴展至周末和公眾假期，並會在2017-2018年度額外提供1,150個物理治療服務人次，並由護理協調員提供骨折治療協調服務。

在臨床支援服務方面，九龍東聯網已加強為癌症病人提供的實驗室測試服務，以確保服務質素及安全。聯網會於2017-2018年度進一步加強診斷服務，例如為肺癌病人額外提供165個分子檢測和為青光眼病人進行575個視野測試，亦會改善肺結核診斷的化驗測試。在精神健康服務方面，九龍東聯網在過去數個財政年度已增加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跨專業團隊的人手，加強精神科專科門診跨專業團隊對一般精神病患者的支援，以及引入由精神病康復者擔任朋輩支援者的先導計劃，以加強對精神病患者的社區支援。展望來年，九龍東聯網會增聘朋輩支援者，並進一步加強精神科住院服務及臨床心理服務。醫管局於2014年在黃大仙、觀塘及屯門3個地區推出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讓患有高血壓或糖尿病而病情穩定的醫管局普通科門診病人，可以自由選擇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作為家庭醫生，接受社區內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至於由該計劃騰出的普通科門診診症名額，會讓給其他有需要的病人使用，以應付區內的服務需求。截至本年2月底，就黃大仙和觀塘區而言，已有5,507名病人參與這個計劃。政府亦會繼續增撥資源改善九龍東聯網的設施。聯網內的基督教聯合醫院及靈實醫院現正進行擴建，以提升多項現有的服務，從而更妥善應付社會需求。政府的10年醫院發展計劃亦包括於啟德發展區興建新急症全科醫院及重建聖母醫院。至於在啟德發展區興建中的香港兒童醫院在落成啟用後，將進一步提升本港兒科醫療服務的質素。代理主席，剛才我已就政府改善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的整體工作，作出初步回應。在聽取各位議員的發言後，我會再就這些服務的最新進展和政府計劃中的改善措施作出更詳細的回應。

代理主席，柯創盛議員今天提出要求改善九龍東醫療服務的議案，民主黨是絕對支持的，我們亦支持其他相關的修正案。代理主席，有關香港公共醫療服務的問題，絕對不是九龍東一個區所面對的問題，作為北區區議員，我認為北區醫院的服務亦存在很大問題。醫院管理局的人員曾向我們反映，香港醫生嚴重短缺，尤其是在北區這些地方。縱使很多醫生願意"捱義氣"加班，前往不同的醫院幫忙，例如是九龍東聯網的醫院，但是北區這麼偏遠的地區，他們很多時也選擇不去，結果整個北區醫院均缺乏醫生。我相信這不單是北區或其他區分面對的問題，九龍東的聯網也可能面對類似的問題。

回歸前，在英聯邦地區取得相關執業資格的醫生，比較容易回港執業，但回歸後，難度大增。我們看看有關數字，通過考試和實習合格的人數，在回歸前，平均每年有49個牌照，但回歸後，每年只有9.7個牌照。

這些執業考試受到很多海外或香港境外醫科學生詬病，認為考試的內容太難。他們曾經給我一個例子，就是考試竟然要考香港的職安健法例，但他們在海外讀醫並不會讀到這些法例，這實在令他們面對很大的困難。此外，有些醫科學生向我投訴，香港這些執業試的考試時間只會在考試前兩三天才通知他們，他們要在英國即時乘的士到機場購買機票返港，回港後連時差還未適應便立即要應付壓力如此沉重的專業考試。

有很多港人在海外的子女，尤其是在英聯邦國家的，在取得當地的專業執業資格後，為甚麼不可以比較容易回港執業，以增加香港的醫生供應，從而令九龍東聯網，以至全香港各聯網的醫生供應量增加呢？正如剛才多位同事所說，很多醫療服務現在的輪候時間也越來越長，尤其是專科服務，往往要輪候一兩年。我女兒早前因為意外，在學校撞破額頭要到急症室輪候，我陪她一起等，等了3小時又3小時，越輪越長，因為越來越多急症送到醫院，最後我放棄輪候。可惜，我不是"譚Sir"，不能排"快隊"。不過，香港很多市民經常要這樣排隊輪候，排完又排。急症室輪候的時間可能是半天或一天，甚或長過一天，而專科服務的輪候時間則是數以月計、數以年計，令市民的健康不斷惡化，小病變大病，大病變無法治癒，這情況極不理想。因此，我在這裏呼籲政府和醫學界再想想，香港的執業試是否有需要檢討，考試的標準是否太過嚴苛，以及有關安排是否利便海外考生。我明白醫生質素絕對不能妥協，這點我完全同意，但也應有一個合理的範圍。醫學界有一種說法，有些醫生叫"月球人"，有些叫"星球人"，即他一個月可以賺100萬元，有些甚至是一個星期賺100萬元，我不知道為甚麼可以賺這麼多錢，可能他們醫術相當精湛，是再世華陀。如果是因為醫術精湛而賺到這麼多錢，這並無問題，因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社會。可是，如果醫學界有人透過保護主意，控制市場上醫生的供應，令醫生數目不足以應付市場龐大的需要，致令他們的收入增加，這便是損害香港的公共利益。代理主席，現在說的是香港公共醫療服務，在全港醫療市場中，公共醫療服務佔相當大的比重。因此，我希望醫管局、政府和醫學界也可聆聽小市民的心聲，聆聽在海外讀醫數年取得當地專業資格的年青人的心聲，容許他們更容易回港執業。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首先，多謝柯創盛議員就"急切改善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動議原議案，對於其主旨和具體建議，我和經民聯各議員同事基本上贊成。事實上，經民聯過往曾多番促請特區政府增撥資源，以及加強公私營醫療協作，以提升本港醫療服務的水平。所以，對於邵家臻議員在其修正案中刪除"增撥資源以加強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一項，我們感到費解。原議案提到市民對醫療服務的各項訴求和期望，其實並不限於九龍東一區。我申報，我現時是醫院管理局成員，但並無金錢利益。據我了解，港九新界各區居民對醫療服務的訴求與現有設施之間的落差相當大。所以，我認為應該從全港的角度去探討這個議題，如果特區政府能夠切實對症下藥，改善醫療服務的整體水平，也將惠及九龍東的居民。事實上，本屆特區政府對醫療衞生服務投入了不少資源，例如在2017-2018年度，醫療衞生經常性開支預算總額為619億元，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的17%，並會向醫管局額外撥款20億元作整體經常性開支，以增加公營醫院病床數目和各類診斷服務名額。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局宣布了總額2,000億元的10年醫院發展計劃。計劃包括在啟德發展區增建一所大型的急症全科醫院，以及重建或擴建超過10間醫院。雖然投放資源不少，但現時的醫療服務仍未能令市民滿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資源的投放，以至分配方面有待優化，部分醫院擴建和增建項目仍處於規劃和建設階段等。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望聞問切"，廣泛聽取市民和各持份者的意見，綜合分析本港醫療衞生系統的病因，對症下藥，分別採取適當的短、中、長期的對策。在短期方面，特區政府應該優化資源的投放及分配，務求立竿見影，改善公營醫療服務，致力縮短全港公立醫院的專科及普通科門診服務的輪候時間。政府應增設流動醫療車，為全港各區的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提供診症服務；並善用互聯網平台，為市民提供公營和私營醫療服務的資訊，以及盡快檢討醫管局《藥物名冊》及藥物資助制度等。在中期方面，當局應該爭取社會各界支持，盡快落實擴建和增建醫院的各項工務工程項目，包括落實聖母醫院重建計劃，以及興建啟德醫院，確保2024年可全面投入服務。至於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決定出資在將軍澳預留土地興建中醫醫院，我相信市民都期待現屆和下屆政府切實跟進。長遠而言，特區政府應該正視本港人口增加，特別是人口老齡化等趨勢，制訂全面的醫療政策，為香港未來所需的醫療資源及早作出規劃。當局已開展《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規劃研究，我認為未來的土地規劃，必須兼顧經濟民生發展的整體性，除了增加房屋供應及支援產業發展，也要有周詳的社區發展規劃，包括預留土地，增設各種醫療及社康設施，並落實各項擴建和增建醫院的發展計劃。同樣重要的是，當局必須解決醫護專業人手問題，投放資源以確保醫護人手的穩定供應，並透過增加培訓機會，提升醫療專業的水平。代理主席，要切實紓緩全港各區公立醫院現時所面對的服務壓力，政府必須採取更靈活的政策措施。除了加快檢討各區醫院聯網之間的協作和支援，更應設法鼓勵公私營合作，例如促進公私營醫療合作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已於去年3月啟用，當局應該盡快開展下一階段的工作，鼓勵病人和醫護人員積極參與。此外，正如經民聯多番向政府建議，長遠應落實推行自願醫保計劃，並增設醫療保險免稅額，鼓勵有條件的市民購買醫療保險，更多地使用私營醫療服務，以減輕公共醫療系統的負擔。代理主席，各項修正案的內容包含了不少具體建議，顯示不同黨派的議員在這個議題上都很務實，方向亦一致。由此可見，在具體民生議題上，大家確實存在合作商議並尋求共識的空間。我期待這會成為本會議員同事合作共事的新趨勢。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今年年初，九龍醫院和聯合醫院先後遭揭發曾發生病人在精神科病房留醫期間遭受性侵犯的事件，為香港精神科醫療服務敲響警鐘。早前，我曾到大埔醫院視察。

我翻查人口數據，發現自2003年起，大埔醫院基本上沒有增加任何病床，但2003年至今天的人口增長卻十分厲害。2003年，新界東人口是154萬，而今時今日的新界東人口則有180多萬，人口增長30多萬，但整個新界東的精神科病床卻沒有增加，問題可想而知有多嚴重。推動精神健康政策聯席曾就公營精神科醫療服務滿意程度進行調查，發現受訪者對精神科病房衞生情況的不滿程度，遠高於其他病房。受訪的精神科病人自覺不被尊重，我相信這與醫護人手嚴重不足有關。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標準，每1萬人應有1名精神科醫生，但以香港700多萬人口計算，我們應該有700多位精神科醫生。然而，在2014年，醫院管理局的精神科醫生只有338名，精神科護士亦只有2,400多人。

大部分聯網的新症輪候時間為3個多星期，但九龍東的半緊急新症輪候時間則為5個星期，穩定的新症更要輪候96個星期，即接近兩年。2014年2月，曾有一名抑鬱症患者因漫長的輪候時間而得不到適當治療，在輪候期間跳樓身亡。這反映精神科病人未能得到適切治療的嚴重性。社區復康資源也嚴重不足，雖然政府在過去推行社區復康概念，鼓勵精神病人善用社區資源，融入社區生活。

醫管局亦推出個案復康支援計劃，安排社區個案經理負責跟進社區內的精神科病人。現時的服務標準是1：50，但若按照外國標準，應該是1：20。

所以，我們建議政府增聘精神科醫生，縮短輪候時間，同時加強護士培訓，尤其是精神科專科護士的培訓，積極推廣個案經理的服務，提供更多資源。最重要的是盡快重建老舊的精神科醫院及病房。高局長，我覺得你在任期間相當落力，因為你已很努力地令多間醫院進行重建，但我相信這項工作是長做長有的。如有機會，我們懇切希望高局長能夠留任。如你能繼續留任，我們希望你能夠幫忙推動更多的醫院重建計劃，令香港的醫療服務做得更好。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今天柯創盛議員提出一項議案，用"急切"兩個字來形容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的改善，我認為十分準確。首先，我要提出一些數字，說明為何九龍東居民認為區內公營醫療服務的改善實在非常急切。九龍東包括黃大仙和觀塘兩個地區。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觀塘區的人口超過62萬，黃大仙區也超過42萬，兩區加起來超過100萬，佔全港人口約七分之一。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比例，黃大仙區有7萬多名長者，比例高達17.6%，屬全港最高；而觀塘區也有超過10萬名長者，比例是16.3%，全港排第三位。除了長者之外，九龍東也是一個以基層市民為主的社區，公共屋邨多，居民以基層家庭為主。根據統計數字，觀塘區個人收入低於1萬元的人口佔43.23%，而黃大仙區個人收入低於1萬元的佔42.7%。

觀塘區是最基層、最低收入的社區，住戶入息中位數只有15,960元；黃大仙區則全港排行第三位，住戶入息中位數也只有17,000元，兩區的數字均與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20,500元相差一大截。由此可見，九龍東的長者多、基層市民多。在人口多、長者多、基層市民多的"三多"情況下，該區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自然非常殷切。

主席，事實上，我幾乎每次探訪九龍東時，也有市民告訴我，他們在九龍東得不到他們認為合適的醫療服務。今天有位前來請願的九龍東居民告訴我，他早前到心臟科求診，發現心跳率只有40以下，我單是聽也覺得是大事。

我當然尊重醫學判斷，但市民會認為，是否因為現時九龍東的醫療資源太緊張，以至他的覆診時間要輪候這麼久呢？

第一個離譜之處，大家也知道，醫院管理局"山頭"多，資源分配不均。以九龍東為例，九龍東人口佔全港人口超過14%，但據我們調查，九龍東聯網所獲的撥款只佔大約10%。

第二個離譜之處，便是九龍東只有一間醫院提供急症服務。

特別是在黃大仙區，我收到的投訴幾乎是連續不斷的，市民說區內沒有一間醫院提供急症室服務。黃大仙區確實設有3間醫院，但每當居民遇到緊急事宜，必須跨區求診。根據一些統計資料，超過五成患者會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兩成半患者會被送往廣華醫院，其餘則被送往基督教聯合醫院。大家也知道，九龍區的交通非常繁忙，一旦遇到塞車，市民被送至跨區醫院的急症室，一定會認為是浪費時間。如果情況比較緊急，是否隨時"命仔凍過水"呢？主席，第三個離譜之處，是根據資料顯示，市民認為坐落黃大仙區的醫院並非主力服務黃大仙區的居民。黃大仙區現時有3間醫院，分別是聖母醫院、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和香港佛教醫院，其服務性質是護理醫院或社區醫院，主要提供普通科、康復治療和非常有限的專科服務。當區團體在2012年的研究，顯示一些非常諷刺的現象。第一，該年區內入院人次有74,500人，當中只有大約10%是區內人士；第二，區內有48萬名居民需要專科門診服務，但只有12%的人向區內兩間醫院求診，而黃大仙醫院沒有提供專科門診服務。所以，市民摸不着頭腦，為何黃大仙區有3間醫院，但黃大仙區居民依然要跨區接受醫療服務。第四個離譜之處，當然是重建聖母醫院的問題。局長多次表示，將來落成的啟德醫院，將會服務黃大仙區。但大家也知道，啟德醫院是要取代伊利沙伯醫院，所以不能夠說區內將有一間新醫院，來滿足九龍東對醫療服務的龐大需求。主席，簡單而言，我希望局長正視今天議員提出的議題，九龍東居民確實對改善當區的醫療服務有急切的需求。

主席，根據醫管局網頁的資料，醫管局推行醫院聯網的主要目的，是"確保病人在同一個地區內，獲取優質的持續治療，不論病患過程中有任何需要——由發病、療養、復康以至出院後的社區護理等——都能得到優質的持續治療。要達至此目的，每個聯網的醫院運作均需理順補足，令聯網內的醫院能合力為區內社群提供全面和互相配合的服務。"換言之，在同一個聯網下的各間醫院是以合作和互補的形式去服務有關地區的人口。九龍東聯網涵蓋的醫院數目是各聯網中最少的，只有3間，包括基督教聯合醫院、靈實醫院和將軍澳醫院，主要服務觀塘及西貢區的居民。事實上，近年將軍澳區人口急劇膨脹，目前將軍澳人口已高達40萬人，未來仍然會持續增加，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會帶來很大壓力。所以，當局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將軍澳區公營醫療的服務，應對區內人口急劇增長的需要。主席，我曾向將軍澳區議員了解過，現時將軍澳南區未有普通科門診服務，居民日常生病只能到將軍澳北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求診，但原來不少將軍澳南區的居民，尤其是老人家，因為住所與將軍澳北的門診診所距離較遠，不想長途跋涉、花大半日時間舟車勞頓，所以寧願有病也不看醫生，結果有長者因此小病變大病。所以，將軍澳居民希望當局盡快兌現過去的承諾，在將軍澳南增設普通科門診，為居民提供應有的公營醫療服務。據了解，當局已經於將軍澳第56區預留用地，供基層醫療服務長遠發展之用，希望當局能夠加快在這幅預留土地上興建普通科門診，回應居民的訴求。同時，亦希望當局增加將軍澳現時普通科門診的名額，以及優化和提升現有的門診電話預約系統，相信對於紓緩九龍東聯網的普通科門診的壓力會有所幫助。此外，將軍澳醫院原來的設計可以提供婦產科服務，但多年來因為人手不足，所以至今只能提供婦科，產房服務仍然欠奉，將軍澳區的孕婦要生小朋友，往往要到聯合醫院生產，不但對將軍澳區年輕夫婦帶來不便，同時亦增加了聯合醫院婦產科的壓力。同樣情況，將軍澳區居民要看牙科門診，只可以選擇到西貢方逸華牙科診所或觀塘的賽馬會牙科診所求診，雖然是跨區，但對於將軍澳居民來說，西貢和觀塘的牙科診所已經是最近的選擇。

事實上，現時本港的公營牙科門診服務嚴重不足，我知道這項服務並非由醫管局提供，而是由衞生署負責。衞生署將牙科納入其主要服務項目之一，旨在為市民提供促進口腔健康、預防及治療牙患的服務。但是，經過多年本港公營醫療服務的發展，我一直有疑問，究竟政府有否將牙科納入公營醫療服務的範疇？如果有，相信不少市民都會遇到這種情況：在有需要看牙科時，總是不知道往哪裏求診，亦不知道哪裏有政府牙科診所。歸根究底，我認為因為政府過去忽略了市民對牙科服務的需要，甚至可能是希望依賴私營牙科服務。如果是這樣，政府實在是不負責任。代理主席，本港公營醫療系統向來被指人手不足。根據食物及衞生局答覆議員就2016-2017年度開支預算的相關提問，截至2014年3月底，九龍東聯網總共有627名醫生，醫生與區內的人口比例，每1,000人只有0.6名醫生，而每1,000名65歲長者只有4.1名醫生，無論是醫生與整體人口的比例，還是與長者人口的比例，九龍東的數字都是醫管局七大聯網中最低的。至於護士的比例，亦都是七大聯網中的包尾，顯示九龍東聯網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相對其他六大聯網更為嚴重。藉着這項議案，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和採取適切措施，紓緩現時將軍澳區公營醫療服務不足的情況，包括加快落實在將軍澳南區興建普通科門診、加強新界東的政府牙科服務、把將軍澳醫院的婦科擴充至婦產科，以及加快完成聯合醫院和靈實醫院的擴建計劃，進一步加強九龍東聯網的公營醫療服務，應付人口增長和人口老化的實際需要。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原則上，我完全支持並多謝柯創盛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及其他同事提出的修正案。多位同事不單就九龍東的情況發言，事實上，甚至可說是借題發揮，指出香港各區資源緊絀的問題，各區也需要政府增撥資源。

事實上，在輪候時間長和資源緊絀方面，九龍東的確是各區之冠。

不過，既然有同事借此題目帶出其他各區的情況，也容許我就此議題轉為談論預防勝於治療的題目。

我剛剛翻看我們去年和本年為九龍東聯網的所謂龍頭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舉辦的籌款活動。作為區內唯一一間全科醫院，聯合醫院要服務的病人眾多，的確是艱苦的工作。尤其聯合醫院正在擴建中，工程須時10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作為政府資助醫院，聯合醫院的擴建計劃不單要依靠政府提供大筆的擴建費用，醫院本身的母會事實上也要負擔其中最少1億元的費用。

當然，我希望這不是特首選舉期間的一個笑話，因為大家可能因而覺得林鄭月娥女士對社區的情況不熟悉。

第二點，秉承我們所說的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舉例說，我們在橫頭磡區長期與香港理工大學的流動醫療車合作，為區內市民提供定期檢查。

很多時候令我們吃驚的是，長者經檢查後發現情況緊急，需要立即入院作適當的跟進，特別是心藏方面的問題。

此外，代理主席，我也想提一提另一個經常與我們合作的機構，就是名為"糖尿天使"的組織。

我覺得這是大家需要留意的重要環節，因為能減低糖的攝取，事實上可預防很多疾病。

局長應知道九龍東的人口以長者居多，是人口老化較嚴重的地區。我們預計在數年後，即2020年，該區65歲長者人口將由15萬增加至大約20萬，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我想請局長稍後回應，他是否知道九龍東有多少間長者健康中心。

我重複一次，世界衞生組織指出，現時不少65歲以上長者的聽力也有一定問題。

醫院管理局在聽力服務這個環節非常弱，我所指的不是一般的耳鼻喉科，而是長者聽力檢查。

雖然多位同事今天提出，要盡快興建啟德醫院、香港兒童醫院要盡快投入服務，又要重建聖母醫院、九龍醫院、靈實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等，而我相信局長會表示當局已預留了2,000億元儲備作醫院重建工程，但當局須針對九龍東長者人口多的特點處理。

代理主席，我在進一步發言前，一定要做一件事，我的同事何啟明議員對我千叮萬囑，一定要澄清和教育——不過，教育應該輪不到我來做——他說陳沛然議員表示，九龍東現時已經設有關節置換中心。事實上，雖然該中心位於九龍東的香港佛教醫院內，但該醫院是屬於九龍中聯網的。

我要順帶一提另一點，陳沛然議員的修正案，恕我們不能夠支持，因為他刪除了很重要的一句，就是"在黃大仙區設立24小時急症室服務"。我們在地區工作多年，自陳婉嫻女士擔任議員，直至現在她在10樓聆聽着我們發言，其間一直叮囑我們緊記向政府爭取在九龍東黃大仙區提供24小時急症服務，而黃國健議員和我們一群年青的同事，例如何啟明議員，亦已提出多年，為何在黃大仙區仍沒有24小時急症服務？

醫生應該與我們一起進行宣傳、推廣及教育工作，做好基層醫療，令急症室用得其所。

大家知否每年有多少人輪候在公立醫院接受白內障手術？截至2015年12月31日，白內障輪候冊上的病人數目是37,222人，平均輪候時間最長為27個月。自公私營協作計劃下的"耀眼行動"推出以來，有效縮短了白內障手術的輪候時間，亦可以為病人提供更多選擇。我所屬的葵青區議會甚至運用了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下的1億元撥款的一部分，額外資助參加"耀眼行動"的葵青區長者，補貼他們須自行承擔的餘額。

其實，醫療設施是社區的必要配套，而香港大約有九成的住院服務由公營醫療系統提供。

香港工會聯合會一直強調要增加資源，做好基層醫療。如果政府能夠做好基層護理工作，在市民有需要入院前已好好把關，便可以減少住院或專科這些昂貴的醫療服務需求。雖然我們看到政府有心推動基層醫療發展，但私營醫療服務費用昂貴，以及市民缺乏預防疾病的意識，始終是基層醫療發展的障礙。早前我收到一份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發表的《婦女健康與基層醫療調查報告》，當中提到67%的受訪婦女沒有進行身體檢查，主要原因是價錢昂貴，以及她們不了解定期檢查的服務。所以，政府可否針對"價錢昂貴"這點來做一些工夫？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亦是以公私營合作的方式，資助合資格市民接受大腸癌篩查。當局可否推出類似計劃，資助婦女接受乳房X光造影檢查呢？數據顯示，乳癌是婦女的最大敵人。根據醫管局的資料，乳癌的發病數字在各類癌症中位列第三高，在2014年有3,883宗新症，僅次於大腸癌和肺癌。如果政府能夠推出乳房X光造影檢查計劃，便可以令患癌風險較高但未有病徵的婦女及早獲得治療。政府可以增加資源，在公私營協作計劃下進行這些工作。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善用資源，特別是九龍東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公營服務尤為重要。

代理主席，雖然今天辯論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但醫療問題一直為市民關注，而且近期接連發生多宗嚴重醫療事故，令社會高度關注公營醫療服務質素的問題。所以，我想藉此機會，從更宏觀的角度討論本港公營醫療問題。各間公營醫院都有世界一流的醫療設備，而且醫療技術處於世界前列。不過，由於公營醫療收費廉宜，市民有病都會湧到公營醫院，令醫院長期有人滿之患。政府數年前曾想過公私營醫療分流，資助市民購買醫療保險，以將部分中產市民分流到私家醫院。這本來是一個為公營醫院減壓的好方法，政府提供少少資助，便能鼓勵中產人士分流出去。可惜，因為種種原因，自願醫保方案最終取消了，政府的資助只保留了扣稅優惠，相信最終只能吸引少量中產參加，分流的作用有限，公營醫院將繼續出現"迫爆"情況。另一方面，公營醫院亦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根據資料顯示，截至去年10月，公營醫院醫生、護士和專業醫療人員的流失率，均創出6年新高，當中醫生流失率達4.7%，護士達5.4%，個別專科醫生流失率更高達一成。事實上，醫院管理局近日承認，目前架構中仍欠300名醫生及600名護士，令部分新醫院不能全面展開服務。與此同時，因為人口老化問題，到公營醫院求診的市民與日俱增，無論看急症或專科都要等很久。所以，目前公營醫療最核心的問題是病人太多，醫護人員不足，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可想而知，亦難怪不斷出現流失情況。近期，每逢流感高峰期，急症室及內科病房必然"迫爆"，公營醫院亦採取緊急措施。我們知道，前線有不少醫護人員都謹守崗位，為市民提供良好服務，值得讚賞。但是，我亦聽到不少市民說，甚至我去探病時也體會到，部分醫護人員要處理排山倒海的工作，已經做到相當麻木，對病人的警覺性難免大幅減低。當然，我們要體諒醫護人員的苦況，但醫療服務關係到市民的生命健康，一個小失誤就能鑄成大錯，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幸好，高永文局長在任內已做出很好的成績，在困難中進行了很多改革，我們看見政府已預留2,000億元推動10年醫院發展計劃。新一年度用於醫療衞生的經常性開支已超過600億元，但人口老化會加速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政府必須繼續投入資源，以應付市民的醫療需求。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已在政綱中承諾，將會制訂長遠醫療政策，為香港未來所需的醫療資源作出規劃。同時，亦會制訂長遠醫護人手政策，投放資源，並提出措施為公營醫療機構挽留人才。我希望"林太"一上任，就將這些建議列為首要工作，並一一落實。另外，政府即將提出自願醫保計劃的詳細方案，雖然政府已放棄了資助方法，吸引力大減，但我仍然希望政府可以增加經濟誘因，例如提出更優惠的扣稅方法，吸引更多人參加。其實，政府只需出一點豉油，便可以鼓勵市民自己出雞，為自己的健康負責，減低公營醫療的需求，真正是何樂而不為。同時，自願醫保計劃落實後，我希望政府能繼續研究及落實高風險池方案，以增加醫保計劃的吸引力，從而鼓勵更多市民分流到私營醫療中。最後，我想談《藥物名冊》的問題。科學不斷進步，現時很多危疾已有新的特效藥，價錢極為昂貴，而且屬自費藥物。其實，患上危疾已非常可憐，若患者不符合資助資格，又不是太有錢，為了買藥治病，往往要動用多年的積蓄，甚至要變賣家產，更有人因此而放棄試新藥的機會。每次聽到這些故事，我都感到非常難過。所以，我很支持議案中的建議，擴大醫管局《藥物名冊》內受資助藥物的種類，甚至希望當局重新檢討這個制度，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代理主席，人口老化的情況在九龍東非常明顯，全港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首3位已包括觀塘和黃大仙。隨着區內醫療聯網重組、聯合醫院的擴建，以及啟德醫院和兒童醫院相繼落成，相信情況將得以紓緩。今天柯創盛議員提出議案，討論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我相信原意是好的，但我注意到，各位同事提出的修正案，除了香港工會聯合會的何啟明議員之外，全部均提及全港性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繼而要求增加整體醫療資源，最後惠及九龍東。對於柯創盛議員提出的議案，雖然公民黨會支持，但略嫌分析問題的層次過分集中於地區的水平，令關注整體醫療問題的同事難以作出修訂。我們雖然由地區選出，但作為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全港的醫療服務也需要關注，不能夠厚此薄彼。說到九龍東或全港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一定要談談政府對醫院管理局的撥款。過去3年，政府指醫管局有盈餘，因而不增加撥款，甚至削減對醫管局的經常性撥款，最後導致醫管局要用盈餘來擴展服務，而盈餘最終可能會在今年之內用盡。盈餘大上大落的原因很可能源自員工的成本。如果未能聘請足夠人手，該年度便有所謂的盈餘；如能聘請足夠人手或員工獲得加薪，該年度便不夠錢用。所以，如果政府繼續純粹以盈餘的數字來衡量經常性撥款的金額，我相信醫管局很難作出較長遠的打算，代理主席，這樣對病人或家屬也是不好的。要應付與日俱增的醫療需要，政府必須增加撥款，令醫管局可以盡快擴展其服務。另一點我非常關注的是《藥物名冊》。首先，我贊同各位同事提出要加快審批藥物和擴大《藥物名冊》中受資助的藥物種類，但資助藥物的制度其實是一個三方合作的架構，包括病人、政府和藥廠，而藥廠是比較少人提及的。現時在未納入《藥物名冊》的藥物中，有一類俗稱為"孤兒藥"，所指的是專門醫治一些罕見疾病的藥物，而由於病人人數少、市場小，以致藥廠未必願意開發。同時，由於競爭小，這些"孤兒藥"的售價通常都十分高昂，例如黏多醣症第四A型，全香港只有7名病患者，他們的身體不會長大，只停留在大約90厘米，視力受損，手腳生硬，寫字無力，平常出入可能也要使用滑板車或依靠其他人幫忙。現時，美國有一種新藥可以紓緩病情，改善患者的步行能力，而且越早服用越好，因為患者一旦過了發育期，成效便沒有那麼顯著。但是，很可惜，可能由於副作用的問題，這種藥仍然未納入醫管局的《藥物名冊》。外國有研究顯示，這藥仍然有一些過敏的風險需要繼續進行測試。然而，作為家長的，看到子女的情況，始終都想嘗試這種新藥，以尋求一絲希望。

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在世界的醫療領域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因為我認為新藥在有世界認可醫療水平的香港取得成績，也有助藥物打入不論是內地或其他國家的市場。最後，公民黨支持原議案和各項修正案，希望各醫護人員可以繼續努力，守護香港的醫療體制，特別是在藥廠方面，希望可以加把勁。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首先我感謝在席18位同事就這項議案發言，對九龍東居民的醫療服務需求表示關注。

主席，我有必要澄清一點。我聽到多位同事說，增撥資源予九龍東的公營醫療服務，可能意味其他區的醫療資源會遭削減。我在發言開始時已表明，我們認同全港公營醫療服務需要改善，但我特別提出九龍東，是因為該區現時的醫療服務短缺情況嚴重，政府需要額外重視，並增撥資源改善情況，並沒有搶佔其他區的資源的意思。

主席，對於部分修正案的內容，我有以下回應。首先，對於何啟明議員、郭家麒議員、胡志偉議員及梁耀忠議員4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表示支持，因為他們的要求與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立場原則上一致，也是為了保障九龍東居民的健康，故此民建聯與我也會對他們的修正案投支持票。然而，對於陳沛然議員的修正案，特別是他刪除了原議案中"在黃大仙區設立24小時急症室服務"的要求，我們無法接受。我需要再在此澄清及重申民建聯的立場。我記得，由前任立法會議員陳鑑林，以至今天的我及黃大仙區的"兄弟"也一直提出，黃大仙區的主流意見很清晰，便是要求政府盡快在黃大仙區增設24小時急症室服務，這是區內居民長久以來的訴求。

在這方面，民建聯與黃大仙居民站在同一陣線。基於黃大仙區居民的切身需要，民建聯認為陳議員的修正案令人無法接受。此外，陳議員又把原議案要求"盡快在黃大仙區設立......24小時普通科門診服務"改為"研究在全港各區設立24小時普通科門診服務"。民建聯與我均認為，在黃大仙區設立24小時普通科門診服務是黃大仙區居民一直以來的訴求，根本無需再研究，試問還要研究至何時呢？不應要黃大仙區居民一等再等。即使以全港情況而言，為保障市民健康，設立24小時普通科門診服務其實不用再花時間研究，馬上落實才是明智決定。民建聯認為，陳議員提出"研究在全港各區設立24小時普通科門診服務"，未能做到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故此我們難以支持他的修正案。最後，就邵家臻議員的修正案，民建聯和我均認為，加強公私營醫療協作是改善公營醫療服務的一項可行措施。政府可透過與私營醫療機構合作，為病人提供更多的醫療服務選擇，同時善用社會現有資源，令公眾更有效地獲得醫療服務。

最後，我希望政府真正聽到各位議員及居民的訴求，盡快改善九龍東的醫療服務，讓九龍東——不論是觀塘或黃大仙區，甚至其他區——的居民均能得到適切的醫療服務。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首先，我想再次多謝各位議員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我現在請何啟明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修正柯創盛議員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啟明議員就柯創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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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議員已獲通知，由於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陳沛然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就經何啟明議員修正的柯創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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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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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議員已獲通知，由於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邵家臻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胡志偉議員就經何啟明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柯創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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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就經何啟明議員、郭家麒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柯創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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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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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柯創盛議員，你還有1分38秒作發言答辯。在柯創盛議員答辯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再次多謝各位議員就我的原議案發言，可見大家都很關注香港的公營醫療服務。我認同全港的醫療服務均需要改善，但我更一心一意記掛着九龍東居民。很多同事都認同九龍東的醫療服務尤其短缺。我每天在地區面對九龍東的街坊，感到最心痛的，便是聽到他們的一句話："不知要等到何時，也不知能否等得到"。看着他們受病痛之苦，我無法不為九龍東居民說句公道話。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地區"兄弟"知道我要提出這項議案後，在觀塘和黃大仙區舉辦簽名運動。短短1星期，我已收到9,718個簽名，每一個簽名也代表九龍東居民的一把聲音，反映他們對醫療服務的殷切期盼。我希望各位同事體恤九龍東居民的苦況，通過我的原議案"急切改善九龍東公營醫療服務"。